主席，我再次感謝陳振英議員動議這項議案辯論，以及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亦很高興聽到所有發言的議員都支持政府加強推動香港金融科技發展。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提到，政府一直從5方面推動金融科技的發展，包括推廣、支援措施、規管、人才和資金。各位議員提出的建議都包含在我們這5方面的工作當中。我會先從這5方面講解一下政府的政策及現時推動金融科技的工作，然後就個別議員提出的重點和建議作出回應。a推廣在推廣方面，投資推廣署成立的金融科技專責小組負責吸引及協助海外金融科技公司、初創企業家、投資者和培育中心等落戶香港。自2016年9月成立以來，專責小組已為超過450家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協助，並吸引了15個創新實驗室和加速器進駐香港。專責小組亦會舉辦和支持一系列推廣香港金融科技業的活動，包括年度盛事香港金融科技周。剛在去年11月舉行的金融科技周便吸引了超過8,000名來自50多個地方的與會者參與，有部分在座議員亦應邀參與。在香港金融科技周的最後一天，我們更首次跨出香港，到深圳體驗內地金融科技發展的情況。是次深圳日提供一個讓海外、內地和本地的金融科技社群聯繫起來的機會，促進交流合作，開拓商機，正正突顯了香港的獨特優勢和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亦先後與包括英國、新加坡、瑞士、迪拜等地簽訂了金融科技合作協議，建立起金融科技合作和交流的網絡。

b支援措施第二方面有關支援措施，數碼港Smart-Space金融科技專區已於2016年啟用，為初創企業提供空間作業務基地。數碼港亦提供一系列培育及加速器計劃和資助計劃，為創業家及初創企業提供全方位創業支援和財務資助，亦會安排他們與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會面，拓展業務。最新推出的"海外及內地市場推廣計劃"則提供財政資助，協助初創企業進行市場研究和推廣、到境外參加展銷活動，以及開拓外地市場。在一系列的支援措施下，數碼港的金融科技生態圈蓬勃，當中初創金融科技公司至今更成功集資超過15億港元。在金融科技基建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在去年9月推出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提供一個全面接通不同銀行及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的平台，讓市民可以隨時隨地利用收款人手機號碼或電郵地址作收款帳戶代碼進行跨銀行及儲值支付工具的即時資金轉帳。

政府亦正研究利用"轉數快"，便利市民透過不同的銀行流動應用程式及電子錢包繳交政府帳單，以推動流動支付市場的發展。另一項在去年10月啟動的金融科技基建，就是由香港12間銀行組成的聯盟共同開發的貿易融資平台"貿易聯動"。通過數碼化貿易文件，自動化貿易融資流程和利用區塊鏈技術的功能，"貿易聯動"能提高貿易效率，降低貿易風險和促進貿易流程中獲得融資的機會。金管局會繼續積極探索把"貿易聯動"和其他海外平台連接起來。

金管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和保險業監管局已分別設立金融科技平台和沙盒，加強監管機構與業界之間的溝通，並提供一個讓科技公司可以測試這些金融科技項目的平台，從而加快推出產品的速度及減低開發成本。監管沙盒自推出至今，已有超過40項新科技產品使用沙盒進行試行，其中28項試行經已完成，有關產品亦已先後推出。我們的金融監管制度亦與時並進。金管局在去年完成諮詢後，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金管局有望在今年首季開始向虛擬銀行發出牌照，讓市民和企業在銀行服務方面有更多及更好的選擇，同時促進普及金融。此外，保監局有見金融科技的發展，在去年推出一項試驗計劃，名為"快速通道"，加快處理採用全數碼分銷渠道的新保險公司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保險業務的授權申請，並已在去年12月發出首個循"快速通道"申請的虛擬保險公司牌照。因應虛擬資產在市場上的發展和涉及的風險，我們在去年舉辦了有關"首次代幣發行"，即ICO及"加密貨幣"所涉風險的公眾教育活動，讓公眾正確和更全面了解參與"首次代幣發行"及"加密貨幣"買賣的潛在風險。

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政府在去年8月公布首份香港人才清單，將資深金融科技專才納入其中一項專業，並且將通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按現時年度1,000的配額，為人才清單下合資格人士提供入境便利。此外，政府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輸入海外和內地科研人才，實施快速處理安排。計劃會先適用於在香港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從事金融科技及其他指定行業的租戶和培育公司。e資金最後，在資金方面，現時有各種撥款計劃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支援，包括創新及科技局的20億元創科創投基金和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等。除此之外，數碼港亦成立了"數碼港投資者網絡"，以協助本地初創公司聯繫本地及海外的投資者，滿足它們在各發展階段的融資需要，目前已有超過100位投資者參與這個投資者網絡，至今協助數碼港的初創企業籌集超過2億元。現在，我會就個別議員提出的建議作出一些回應。就陳振英議員在議案中有關提升社會的金融科技應用率的建議，正如我早前提到，政府一直從多方面推動金融科技發展，讓金融科技普及化。我們亦明白提升社會的金融科技應用率其中關鍵之一是要讓市民對這些新科技抱有信心。因此，政府在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會特別注意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避免市民在使用這些新科技的時候泄漏個人資料而導致對金融科技應用失去信心。我特別留意到莫乃光議員在修正案中亦提及要有一個完善保障個人私隱的制度。現時金管局已明確要求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須遵守《個人資料條例》和相關指引，妥善保管及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最近亦全面檢討《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確保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日常運作中有採取適當的措施保障個人信貸資料，防止不當取閱。就郭榮鏗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及法例要與時並進，正如我剛才所說，各個金融監管機構都有就金融科技發展的監管上作出一些檢討和調整。例如在規管儲值支付工具方面，《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於2015年生效，訂明有關儲值支付工具的發牌及監管制度。截至2018年9月，使用中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總數為5,181萬個，總交易量約為15億宗，而總交易金額為410億港元。這正正顯示了各個金融監管機構的工作和努力。關於陳健波議員及莫乃光議員在修正案中建議協助加強本地科技初創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溝通，數碼港正正提供了一系列的措施，為本地初創公司和大型金融機構進行服務配對，涵蓋的金融科技服務包括"電子化認識你的客戶"、個人和生物識別、身份認證、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碼港會繼續推動相關的工作。關於莫乃光議員在修正案中建議協助企業加強資訊保安的能力，證監會已於去年刊發有關網絡保安基本規定的指引，當中包括適用於登入系統的雙重認證，並同時就業界在網絡保安及資訊科技風險管理方面的良好作業手法發出通函。

現時銀行公會已收集市場對有關發展的興趣和建議，會因應研究結果決定"專業資訊機構"的未來發展。議員有提及而我們亦了解，目前來說銀行公會的KYCU主要是針對中小企的KYC，而創新及科技局在設計數碼個人身份系統時亦預留彈性，使系統在日後可靈活地支援公私營機構提供的服務，包括用於協助金融機構進行"認識你的客戶"的程序。多位議員提到個人eKYC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會積極研究香港如何發展一個個人資料庫，作為一個基建鼓勵促進KYCU的成立，亦可助長金融科技，特別是初創企業的發展。此外，黃定光議員亦建議加強跨境流動支付。政府和金管局一直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並與內地相關部門研究本地電子錢包在內地使用。去年10月起，騰訊旗下的WeChat Pay Hong Kong已經可逐步於內地使用。其他一些支付營運商，例如銀聯國際及中國銀行有限公司，亦推出了手機支付應用程式方便港人在內地進行手機支付。金管局會繼續與內地相關部門探討香港電子錢包在內地更廣泛使用的可行性。就張華峰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及的科技券計劃，創新科技署一直密切檢視科技券計劃的運作，並適時優化。例如去年2月放寬了計劃的申請資格，讓更多本地企業，包括較大型企業及初創企業受惠。創新科技署正就計劃的成效及運作模式，包括資助範圍、資助額及評審程序進行全面檢討，並會根據檢討結果進一步優化計劃。

金管局、證監會和保監局亦設有金融科技專用平台，專責與金融科技業界溝通。內地及大灣區的公司如有興趣在港擴展業務，可透過金融科技專用平台與監管機構直接溝通，了解有關監管合規等問題。有意同時在內地、香港及澳門推行的金融科技項目，需要同時符合3個地區的監管法規。因應大灣區的發展，我們樂於與區內的監管機構作進一步溝通。

此外，證監會曾以試驗方式就重組及查問持牌商號提供的交易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並識別出原本可能無法偵察到的違規情況、監控缺失及不合規情況。上述結果令人鼓舞，故證監會現正制訂業界標準，以訂明業界因應證監會要求須提交的交易相關數據的內容及格式。就議員提及銀行開戶困難的問題，在經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金管局認為有關情況已有改善，並將會繼續與銀行業界、商界和有關各方合作，共同應對，使銀行在維持有效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的同時，亦能夠落實普及金融，讓正當企業及個人客戶不會在獲得基本銀行服務方面受到不合理的阻礙。為進一步改善情況，金管局亦已委聘服務供應商喬裝客戶到零售銀行作現場檢查的工作，金管局現正詳細審視供應商所提交的初步檢查報告。視乎有關檢查結果，金管局會向個別銀行作出適當的跟進。金管局亦正進行有關中小企開戶的專題評估，以監察銀行就改善客戶體驗所推行措施的成效，以及識別良好手法及注意事項，並將與業界分享相關結果。金管局亦正積極與業界探討在銀行開立及維持帳戶方面運用創新科技，例如人臉識別、生物認證等，協助遙距開戶，以便提升銀行管理風險能力及改善客戶體驗。就議員提及的其他建議和措施，我們會與相關的部門一同研究。最後，我要再次感謝各位議員就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的工作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我們會繼續推動和加強支援金融科技發展的措施，讓香港成為一個亞洲區內活躍的金融科技中心，並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領先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推動金融科技中心發展，鞏固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陳振英議員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健波議員及莫乃光議員修正的陳振英議員議案。

黃定光議員，由於陳健波議員及莫乃光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陳振英議員，你還有1分5秒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再次感謝提出修正案及參與討論的各位議員同事。全球金融科技正以驚人速度影響着我們的未來，希望政府聽到議員在今次辯論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後，迅速制訂及採取更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快推動金融科技在香港的應用，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懇請各位投票支持經陳健波議員、莫乃光議員、黃定光議員及張華峰議員修正後的原議案。

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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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李慧琼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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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今天我動議這議案的原因，是因為看到身邊很多家長，為了子女的學業而承受非常巨大的壓力。孩子出生後，家長便忙碌不斷地為子女報讀學前幼兒遊戲小組、補習班、面試班，做好CV，目標是入讀心儀的幼稚園、小學、中學，以至升讀大學。不單家長壓力"爆煲"，小朋友承受的壓力，亦極其沉重。根據香港研究協會於2014年的數據，香港學生每星期的學習時數，可以高達62.2小時。一般人工作的時數大約是每星期40至44或48小時，可見學生較我們工作的時數還要多。另外，根據聖雅各福群會發表的報告，以10分為滿分，有33%的受訪學童的壓力指數高達7至10分，當中有14%的學童壓力更高達10分，即是每7名學生中，便有1名學生壓力"爆煲"。新聞不時報道有學生因為無法面對壓力而輕生或做傻事，真的很傷心。主席，作為家長，其實很難改變香港的大文化、大環境，很多人只有跟着現有做法走，就是盡能力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有些家長選擇做"虎媽"，為子女報讀"雞精班"或做好CV，以期給他們最好的教育，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對子女最好。亦都有一群中產家長、寧願支付多些學費，讓子女入讀國際學校，因為他們不想做"虎媽"或"虎爸"，只想子女開心學習。有些家長相信海外的教育更適合子女，或對他們日後在香港發展以至其他方面的發展更好。所以，越來越多精英、中產家長、有能力的家長，用腳來投票，就是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以至本會經常討論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其實，國際學校學額不足的實際原因，就是越來越多中產家長用腳來投票，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就讀。有些入讀傳統學校的學生，家中有條件、有能力，在初中或高中時，家長會將他們送到海外的寄宿學校讀書，讓他們早日銜接大學課程。

主席，看到學生和家長面對這麼大壓力，作為議員，我經常思考我們可以做些甚麼？我們的制度是否"病"了，出現了甚麼問題，導致家長及學生有這麼大壓力，導致這麼多精英、中產家庭要用腳來投票，選擇另外一些課程，讓子女有快樂的童年？所以，我今天動議這議案其實是要集思廣益，希望大家都提出想法，幫助學生及家長。我在議案中提出了具體的6點建議，我先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第一點，我希望讓更多家長，特別是夾心階層，甚至基層家長有多些選擇，所以推動政府在更多資助學校引入適量國際課程，以增加他們的選擇。第二點，為配合新時代的社會需要，特別是AI的世代，我認為我們現在的STEM教育課程做得不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建議向學校增撥資源，以培訓老師及支援學校，讓更多學生可以提早接受包含藝術、人工智能等元素的課程。第三點，我觀察到很多學生的其中一個壓力來源，是來自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試範圍及模式。現時DSE的設計是"一試定生死"，學生的考試範圍是兩年多的教學內容，其實相當大量，很多學生根本無法掌握。有些學科的試卷亦很艱深，尤其是中文科。如果要"摘星"或考得好，是相當艱難的，過去亦被人說成是"死亡之吻"。通識教育亦是很多本會的議員不斷議論。現時通識教育作為必修科，課程內容真的很多。由於通識是必修科，為了應付這科目，很多學生沒有時間或條件選讀其他他們更喜歡的學科。所以，本會過去有很多議員建議將通識教育成為選修科，而非必修科。我認為這點都可以研究，以協助學生減輕他們的壓力。第四點，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和銜接學額。這點其實在我出任立法會議員進行第一項議案辯論時已經提出。

如果這個瓶頸不逐步放寬，學生的壓力不會得到紓緩。第五點，增加學生參與內地和海外交流及實習的機會。這點政府過去也有做，我認為需要持續做，繼續努力做。為了讓學生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我們要在他們求學時期，給予他們更多機會進行交流及實習。

其實這一點對我的議案相當重要，我的題目是"落實多元教育"，其中一個想法就是引入更多國際和不同課程，讓家長、學生，特別是現在沒有選擇的基層、夾心階層的家長和學生可以多一些選擇。

我們知道自由有多可貴，因為這些自由給予我們彈性和競爭力，亦讓香港人在經濟上可以自由發揮，找到自己所長。很諷刺的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和課程如果一落入公帑資助範疇，基本上只有一個模式，就是所有課程安排是為DSE而設。簡單來說，就是壟斷市場，家長和學生沒有選擇。我必須強調，我認為現在的教育制度，以至DSE課程，有做得好的地方，特別在一眾教育工作者努力下，這個制度為我們培育一代又一代卓越學生，亦有不少做得好的學校，很受家長歡迎。

這個制度為我們培養很多優秀學生，但在這制度下，也有很多失敗者，或者因為這個制度而失去信心的小朋友，覺得自己在考試中表現不理想，而令他們灰心喪志。

我不是評論這個制度，而當然這個制度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們不應該只有單一選擇，公帑資助的課程只有一個選擇，不能夠讓學生或家長早一點選擇不同課程。

我覺得他們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水平，重拾信心。

小朋友可以在不同階段因應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課程或考試模式，令他們能夠進入大學。我認為這樣能給家長和學生多一些選擇，真的可以幫助他們紓緩壓力。主席，我原議案的第一點，只是想打破公帑資助的課程一定只讀DSE這個"緊箍咒"，我真的不認為應該這樣。我很希望讓基層、夾心階層家長多一些選擇。至於如何推行，由幾年級開始，幅度多大，完全可以由各方面人士商量，我亦知道有關安排必定要循序漸進推行。即使這個想法得到社會支持，坦白說，最後只有小部分學生能夠修讀國際課程，或者另類課程，大部分學生還是要在傳統制度下學習。葉議員說，我原議案的第一點會令學生無法接觸中國文化和歷史，我認為不是事實，亦不需要過分擔心。如果政府或公眾能夠接納在資助體制下，引入多一些課程，既然是資助體制，我們自然可以補足在中國文化和歷史方面的不足。所以，我認為這方面不需要太擔心。我希望帶出這點思維，聆聽大家的意見。最後一點，我要強調及想在這裏澄清的是，關於原議案的第四點，原議案的內容是，"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和大學二年級的資助銜接學額"。關於這一點，我多謝葉建源議員指出，事實上，更加準確的提述應該是，"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和資助銜接學額"。隨着新的課程落實，現時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學位學生，可以申請銜接升讀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的學位，但以三年級為多。所以，我在這裏希望作紀錄。如果支持我原議案的同事，第四項應是，"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和資助銜接學額"，我相信這點建議跟葉建源議員的理念一樣，亦跟很多過去跟我討論教育議題的議員的理念一致。

有8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

為何一定要將香港學生的課程範圍、眼光、眼界局限於香港？

我認識一些讀IB的學生，他們要研究的其中一個題目，是中國旗袍的歷史，另一個則是九龍城寨的起源、盛衰，為何最終消失等，我認為非常有意義，國際與否，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內容沒有太大衝突。為何學生一定要考DSE？此外，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小朋友過度操練，過度操練的主要是中、英、數3科。對於數學，我也非常吃不消，不敢再提操練。用數字來強記一些內容，甚麼原本向北，轉了3次向北的方向，然後再轉向南多少，最終向着哪個方向等，這些都是數學題，令小朋友頭暈轉向，也不知自己在做甚麼，我不提這一點了。

我們的中文越來越生硬。我要批評教育局局長，他昨天回答立法會的質詢時，單是回答一項質詢已用了3次"優化"等字眼，為何不能是說"改善"？

這些便是所謂的新中國，即共產黨的語言。

當然，我昨天亦聽到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把"予以支持"、"予以肯定"等掛在口邊，支持便是支持，肯定便是肯定，何須"予以"？為何要將一個好好的動詞無故變成名詞？這是因為外交部發言人經常說"予以嚴打"、"予以XX認可"，這是十分難以接受的，令現在香港的小朋友只要看到中文也"打冷震"。此外，申領4,000元的表格，有一題是闡釋自己的"經濟活動身分"，是否把人嚇壞？原來即是全職、兼職、家庭主婦、學生等類別而已，而且可以不填，現時香港的中文程度一直被官方拉低。我提出修正案，主要是希望能夠提升香港的英語教育。我是說"改善"英語教育，沒有用"優化"兩個字，當然，稍後教育局局長又會說，現時很多方面已有所提升，但全部的措施都只是點綴、只是裝飾，因為我們無法脫離以文法為主的教學。用中文教英文，說甚麼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都不知你在說甚麼，為何要這麼死板、這麼生硬？

這完全扼殺掉小孩子學好英語的興趣，但學好英文，正正能夠幫助他們培養國際化的眼界。到訪全世界，例如荷蘭，不會有人問你是否懂荷蘭文；到日本，也不會有人問你是否懂日文，全世界都會問你："Do you speak English?"香港所有父母都知道，孩子要學好英文，但學英文已對孩子造成很大壓力，對小孩是個噩夢。我曾親耳聽到一名小四學生、另一個應是中一、中二的學生說，他們最最害怕英文。

我們經常到學校向青年人、小孩子說，英文可以十分有趣，是我們的生活語言。

教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凝聚社會。

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會使用公帑在公立學校推行其他國家的課程或國際課程。李慧琼議員剛才提到英國學校也有教授IB課程，我相信可能是私立學校，因為學生須向IB課程的主辦機構支付另一筆費用，所以我不相信英國公立學校會教授IB課程。數月前，我曾到訪英國，並與英國教育部負責人面談，我了解到有當地學生自行報讀IB課程和參加考試，但當地公立學校沒有教授IB課程。

毛孟靜議員剛才提到，操練中英文很辛苦，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但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積極面對這個問題，改變本地課程及本地學校。我覺得教育局、議員或教育界也責無旁貸，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這是我最大的質疑。我不介意個別人士如何選擇，但既然官員選擇這種教育方式，我希望他們也為香港市民提供這種教育方式。

我們不想將這個問題政治化，但就社會凝聚力而言，我們應該參考國際學校的經驗和國際課程的做法，以改善本地教育和課程。

德國、瑞士和北歐很多地方都有這樣做，除了學術型考試外，學生還可以參加另一個應用能力考試，取得職業教育認證。

主席，多謝李慧琼議員動議"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議案。教育是市民最關注的課題，因為絕對能影響我們下一代未來的發展及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上星期亦有機構發表有關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香港排名第二十七位，低於亞洲區的首爾、台北、新加坡和東京。香港排名下跌，輸給其他對手，這反映出我們在人才上有問題及教育上有問題，急需改善。

我們曾向政府提出很多建議，包括加強在職培訓，加強推動數碼技能培訓，改革STEM教育，這些建議已說了很多年，但今天的議案和我的修正案，當然主要是提及如何加強基礎教育，讓學生、我們的下一代，以至進入社會工作的青年人，提升數碼能力和競爭力。

這跟迫學生學琴，但他們未能成為音樂家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在DSE選修科目的層面已經有重文輕理的情況，因為4科必修科中只有數學是理科，而高階數學又是數學科延伸課程，令高中生的數學或科學的根基越來越弱。港科院2017年報告指出，香港中學生修讀高等數學的人數明顯下降，與其他地方相比屬於偏低，令人憂慮。

教育局每年花費數億元公帑來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審計署上年10月批評該策略管理不善、沒有監察成效、對學校配套不足。審計署的審查顯示，過半數學校沒有盡用津貼撥款，約一成半更未動用兩成以上的津貼撥款。有很多學校的確不夠資金推動電子學習，尤其是聘請科技支援人員，但問題是有些學校資金不足，但有些學校則是有資金卻不懂得如何運用，資源分配不均亦沒有監察。

我亦要指出政府對基層學童支援不足的問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在2018年8月31日完結之後，政府透過關愛基金撥款。如果學校有參與自攜裝置電子學習計劃，就可以資助學生購買所需的流動電腦裝置。然而，我們一直說這樣做並不足夠，因為很多學校都沒有參與這項計劃。所以，我們覺得這方面的問題仍然非常大。

最後，主席，我真的很希望政府真的能多做工夫紓緩學生及家長的壓力，特別是TSA的問題。我們昨天與局長討論時注意到政府不肯公開很多數據，這絕對無助紓緩學生及家長的壓力。我們一定要尊重現時政府支援開放數據的做法，把資料全部公開讓市民參考，以便作最好的決定。

教過小朋友的人也會自稱教育家，可以把孩子教好。不過，教育的確是一個不容易掌握的專業，我也是一個教育界的逃兵，修讀完教育文憑後沒有當教師，因為我發覺當教師比當議員更困難和辛苦。例如，一名教師要記住200個學生的名字，但我不用記住200個街坊的名字。

要靠教師團隊，局方可能要給他們更多自主權或協助。

他們指出，教育不是要向學生提供最優質或最頂尖的課程，因為不是每個學生都是第一組別中學的學生、不是每個學生都適合做Band One中學的學生，也不是每個學生都適合入讀國際學校。

怎樣向學生提供最適合的教育？

主席，我今天出席會議前曾到幼稚園見老師，因為我太太沒空，所以由我出席。我的兒子也被老師批評坐不住，經常帶領其他小朋友在班房內走來走去，需要老師特別照顧。在同一班同學之中，有很多小朋友很乖，會坐下來聽老師教導，但總有幾個，包括我兒子在內，會坐不住。不過，他在其他方面完全沒問題，他的動手能力和聽故事能力也不錯。

即使我們現時推廣STEM教育，但STEM教育純屬輔助性質，令學生更廣泛了解不同的科技及技能，不容許中英數等基本理論知識佔據所有上課時間。

在現時制度下，學校教導家長應如何教導子女。

這項議案正好讓我們有機會辯論和道出香港本地教育的最根本問題，即我們的教育制度和社會風氣是崇尚精英主義，分數便是一切。雖然社會不同人士指我們應改變這種文化，但這種文化根深蒂固。李慧琼議員剛才提到，很多家長如果經濟能力較好，可能會選擇其他途徑，讓子女讀國際學校。這真的是很多家長的心聲，我相信很多家長也會同意，有錢寧願讀私校，有錢寧願讀國際學校。

很多中產家庭或專業人士家庭的家長告訴我，送子女到國際學校或外國讀書，純粹因為想對自己輕鬆一點。

我想大家知道為何讀本地學校那麼辛苦，有那麼大壓力，但我也想提及數個有規模的調查。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在2017年訪問了1,624名中四至中六學生，發現近八成受訪學生認為，學業是他們最大的煩惱來源。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於去年收集了7,500個中學生的問卷，當中發現51.5%的受訪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

這些調查的結果與社會很多家長的感受和觀察是一致。香港本地學生和家長壓倒性地認同，學業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壓力煲，他們快要"爆煲"了。政府要落實多元教育的方針，培養學生多元的志趣和技能。"求學不是求分數"這口號大家都懂得說，但我們現時真的未能落實。

所以，我在修正案特別提出，當局要正視小學生及家長的家課壓力問題。我們具體建議推行"在校完成家課"的政策，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發展多元興趣。

小朋友不應該成為功課的奴隸。有不少家長向我反映，小朋友的功課越來越深，不同網上群組經常有功課試題貼出來，很多功課的內容已經變質，以前三年級學習的知識，現在一年級便要學懂，其實這也是揠苗助長。普通的小朋友怎會有能力理解高數個年級才學習的複雜概念、艱深知識？我們的機制是追求考試分數，學校也追求"贏在起跑線"。

我已在學校做完了。

所以，"在校完成家課"是非常重要的，對學生、對教師、對家長而言都是非常好的做法，我希望當局能夠考慮。學生過度操練試題的弊病，大家並非第一天知道，當然我們在議會相關委員會上多次指出，不應繼續讓學生操練。

代理主席，感謝你動議有關"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的議案。我們曾在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討論過類似議案。事實上，我們更特別就考試和功課壓力下的兒童權利舉行過一次公聽會。香港的小朋友相當幸福，他們有豐富的物質、優厚的經濟環境、良好的師資及不俗的校園。政府整體投放到教育的資源，往往也是排第一位。在一個看似經濟先進、物質發達、投放教育資源不太弱的環境之下，小朋友理應很優秀、很快樂，而且有機會發揮所長。但是，我們往往發現，香港的小朋友愁眉苦臉。

他拍了一整天，而他的團隊亦前往不同學校拍攝，嘗試捕捉學生開心的樣子。

此外，公聽會上有意見指出，原來小朋友最缺乏的是睡眠和玩樂時間。

現時學生就讀全日制學校，課後的日程排得密密麻麻，周末又刻意被安排更多功課，讓他們更加充實。

學生疲於奔命，真的疲倦不堪。我20多年前由美國回港，我最大的孩子當時在美國唸完小學一年級。我回港後第一件事是為他申請入讀本地主流學校。他最初很不習慣，例如語言、文化等各方面，但他遇到好老師，最初二、三年級過得頗愉快。

學校不斷操練，他帶回家的功課，我們每晚也要督促他完成。

每天放學回家後，就和我太太展開角力。我相信這種經驗，香港每一個有小朋友正在唸本地主流學校的家庭，也可能經歷過。

我們也開始擔心，是否把他迫得太緊？

不過，嘗試數年後，我真的沒有辦法持續下去。我有幸在大學教書，因而有條件和經濟能力——當年學費也沒有這麼貴——為他報讀英基中學。然而，香港有多少家庭可以做到？他轉校後，整個生活改變了，家庭關係有所改善，他亦開心了。為甚麼我們耗用大量公帑及聘請眾多專家投入教育，結果我們提供的教育卻令小朋友感到壓迫？

所以，入讀大學是所有家長的期望，卻未必是小朋友的期望。

大家都知道，這是教育的"大躍進"，這是教育質素的全民"大煉鋼"。

免費讀大學是罪嗎？

幼稚園都要入名校，然後"一條龍"直上大學。

功課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有好的質素，而非要小朋友操練，應對其學習有幫助。

李慧琼議員剛才已詳述，為何提出推動更多津貼學校引入適量國際課程，以增加家長和學生的選擇，所以我不複述她的意見。我想說的是，很多家長和學生經常向我表示，現時在香港讀書壓力很大，最重要的是學生學得不開心，找不到學習動力和動機，所以到了初中階段，有能力的中產家長都想辦法送子女到外國讀書或讓他們修讀IB課程。無論大家承認與否，香港家長對IB課程有需求，給予他們多一個選擇，讓有需要的學生有更愉快的學習環境實在非常重要。主席，我想集中討論李慧琼議員的議案的第二點，就是擴大STEM教育，加入藝術和人工智能元素，以及向學校增撥資源，以培訓更多教師和支援學習，推動相關教育。主席，我不止一次表示，科技創造未來，未來是科技主導的世界。我非常擔心和憂慮，究竟年輕一代和現時的小朋友，未來在國際社會上有否足夠競爭力。

其他大學着重培育多元人才，推動所有學生學習創科，而創科學生也要學習其他科目，以培養多元人才時，但香港還是很落後。我們經常說希望學生有學習的興趣和自主學習，只要他們對學習感興趣，便會自行追求和學習，不用強迫他們，他們也無需死記。

全港性系統評估數年前也曾引起社會熱烈爭議，特區政府最終在2018年把TSA改為每間小學只抽取10%學生參與考評。新機制採取不記名、不記校的方針，結果亦只會用作局方的參考，以改善政策。我認為以評核來了解學生水平是必須的，現時的安排足以回應坊間減少學校對學生操練的看法，同樣亦能反映整體學生的學習水平，所以應該繼續堅持下去。香港學生的壓力除了源自學校考試，更大的因素是源於公開試。在以往的教育制度下，學生要面對升中試、會考、高考3次"大戰"。在新高中學制改為只有1次公開試，但學生的壓力似乎並未因而減低。所謂"一試定終生"，一次考試便決定了學生能否獲得大學教育的機會。談到大學，去年有59,000名中學文憑考試生，當中有21,000人考獲"3-3-2-2"最低大學入學門檻的成績。雖然可以經過聯合招生申請的資助學士學位只有大約14,000個，但自資院校的首年學位學額有8,000個，總學額最少有22,000個，不計到國外或內地升學的學生，這學額理論上都能完全吸納符合大學入學門檻的考生。因此，要增加學生的升學選擇，我認為增加資助學士學位並非唯一解決辦法，政府應思考如何並行發展資助及自資學位，發揮不同的功能，來配合學生的需要。主席，今天的辯題主要是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的壓力，同事提出的大部分建議都值得支持。然而，我亦擔心不小心處理將會製造矛盾，學生的負擔只會越來越重，學習壓力不跌反升。

主席，今天的原議案和8項修正案是關於教育政策，涉及的範圍和層面非常廣泛，不容易聚焦討論，因此我唯有重點回應其中數點。自由黨同意必須紓緩學生和家長的壓力，特別認同須正視社會充斥着家長過度催迫子女成績的風氣。去年10月，自由黨在施政報告討論時，大膽向行政長官提出一項建議，便是由政府推動本港學校取消中小學的分數評級制度，改以等級評估，旨在減輕家長攀比分數的惡習，從而注入"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氛圍。

說到底，要改變社會學習文化就是沒有快速的方法，但大家應盡量在各層面和各範圍多做一步。可是，這不代表我們要走到另一個極端，連客觀的評估制度也取消。對於取消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建議，自由黨過往和現在也有保留。這個制度本來是為本港小學生教育水平的差異情況收集數據，有助我們了解學生的學習能力，從而協助制訂教學策略。

成績不佳，當局其實應該增撥資源和支援隊伍幫助學校、老師和學生，令他們不但不用擔心"被殺"，反而更會歡迎當局的評估。正正是這項政策的原意，讓我看不到取消小三評估的理由。如果小三不做評估，便無法得知學生水平，那麼又怎可以利用其後3年的時間改善教與學呢？到小六時學生已預備離開學校，屆時才做評估又有甚麼作用？雖然有建議認為可改以自願性質參加考試，但自願參加的可能都是成績不錯的一批學生，於是評估最終便只會形同虛設。至於原議案指當局應推動更多津貼學校引入適量的國際課程，以增加家長和學生的選擇，其實我早在數年前已提出類似建議。當時我發現國際學校的學額供不應求，便建議政府藉縮班時考慮讓本地學校利用騰出的校舍開班，參考外國引入國際課程和本地課程混合的做法，從而提供另一個就讀國際課程的途徑。當然，我理解這做法有其實質困難，原因是國際課程的收費不便宜，而且津貼學校現有的前線老師缺乏教授國際課程的經驗，未有足夠能力應付相關的教學工作。故此，自由黨認為相關建議在執行上需要更周全的考慮，才不會適得其反。我亦想稍提我有份參與管理的學校，在10多年前便已決定採用IB課程。我想有關課程已經辦了十年八載，但多年來我們都是虧蝕的，因為始終任用教師以至教授課程，都是很困難的工作，難以達至收支平衡。至於原議案的另一個重點是落實多元教育。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須從長計議，按部就班，以免落得如2000年的教改般，反而引發更多怨氣。自由黨認同配合世界趨勢，擴大STEM的教育內容，甚至引入全人發展的STEAM，即是在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課程加入藝術的範疇。不過，擴大有關的教育內容不止是簡單地加上其他單一的科目範疇，而是關乎更多的跨學科和跨領域的知識，強調學科間的融會貫通，當中涉及增加教師人手，加強教師培訓及支援，統籌更多相關教育活動等，故此，必須有資源上的配合才能成事。另一個自由黨想提出的重點是本港必須加強職業教育，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出路。因此，我們不反對取消副學士課程，但認為當局應將資源轉向加強發展職業專才教育。據了解，當局已按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資助學生修讀指定範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但是，自由黨認為可考慮涵蓋更多以實驗室為本的課程，以配合市場需求及推動STEM的教育工作。與此同時，當局必須強化高級文憑的職業定位，增加再實習培訓的機會，優化課程內容，令畢業生在迎合市場方面更具優勢。我認為當局應盡快撥亂反正，為中產家長引入學前教育學券，補助他們的年幼子女選讀私立獨立幼稚園。學券制優勝之處便是由家長決定資源分配，發揮市場力量，亦為私立獨立幼稚園提供誘因，提升教育質素。

主席，我首先要多謝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以及8位同事的修正案。主席，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學生和教育都是重要的一環，我認為香港未來取決於下一代的教育和人才的流動。政府在教育方面，確實下了不少工夫，投入了大量資源，但香港教育的競爭力卻未有隨之提高，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呢？現時大型補習社大行其道，差不多我認識的每一位高中學生都曾經報讀。正因為香港的教育以考試為核心，中、小學校的教學都以考核內容作為基礎，才會衍生以應考為目標的教育模式。正如我們經常說，一味以考試為主導的教育制度，是學生壓力的來源。就此，我再次要求全面檢討中學文憑試制度，對主科課程進行增減，紓緩學生的沉重壓力。現在的教育問題不僅來自考試壓力，更加來自行之已久的單向教學模式，阻礙了學生在求學階段發掘自己的興趣和長處，以致他們完成6年的中學學位課程只懂應對考試。現時，社會不僅需要一群只會背誦和考試的人，更需要學懂處理問題，能夠獨當一面的人。所以，我認為教育局常說要推動全人發展和全方位學習，只是自說自話，多年倡導卻成效不彰，一直為學校及教育界所詬病。主席，社會日新月異，但香港的教育思維仍然停留在上一個世紀。傳統的教育訓練已經不能夠滿足現有的行業需要，有必要改善，有必要推行多元化教育。主席，國際學校為何會受社會各界朋友趨之若鶩呢？除了師資及英語教學之外，據我觀察，更重要的是其課程內容。相比起香港的灌輸式教育，歐美教學模式採取更主動、更自由和更多互動的學習方式，而不少研究發現，這種模式相對成功，值得我們借鏡。所以，我認同李慧琼議員所言，應嘗試在本地津貼學校引入適合的國際課程及其教育模式，取長補短，逐步試行。國際課程其中一個核心元素是有創意和創新，給予學生很大的自主權，參與不同團體及實踐活動，從中培養他們建立個人的思考和創新的能力，這正正是現時教育所缺乏的。此外，我知道議會和社會各界均非常關注通識教育，我認為通識教育也是時間進行"驗身"，看看通識教育的內容能否真正達到當年教育局說的"擴闊知識基礎和視野"，從而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融會貫通。我想舉出一個例子：早前颱風山竹襲港，很多學生只關注颱風對政府施政和媒體的影響，但他們有否作出過全方位思考，例如從天文角度出發討論颱風的成因，或是討論如何維護漁農業，或是討論颱風對樹木的影響呢？

所以，我希望藉着今次議案呼籲政府從速檢討現時"填鴨式"教育的問題，盡快落實各項具體的多元教育措施，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主席，我十分希望教育局局長能夠聽到這些來自民間的意見，進一步完善我們的教育制度。

李慧琼議員今天動議"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的議案。這項議案由建制派提出，我認為其實略帶諷刺。以我理解，多元教育一直包括3種元素：第一，過去的教育制度究竟有否尊重及捍衞批判思考？批判思考是指個人的思想解放。

一直以來，科學發展必然的歷史，就是不斷透過假設、驗證推翻過去錯誤的觀念。

無論在教學上或教育上，過去多年奉行的方法，其實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實證主義的科學觀講求兩點：第一，實事求是。我們每每透過客觀的觀察和假設，驗證我們當下的不足之處。但是，第二點尤其重要。我們面對着浩大的科學、宇宙無窮無盡的知識。所以，作為一個人，無論是老師、學生、家長、管理層或特首，都需要謙卑，因為知識是無窮無盡的。簡而言之，多元教育必然包含3種元素：在教學的精神上，強調的是批判思考；在教學的方法上，講求的是科學的教學觀；而第三，在教學的態度方面，面對知識時必然要保持謙卑或謙遜的態度。上述3點非常確實，包含了整體現代教學史上最重要的3個元素。反過來說，談到香港現實的狀況，老實說，過去數年，出現有關落實多元教育或某些說法，例如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或其後提倡的科學、科技創新等，我其實相對有保留。簡而言之，在今時今日香港的政治及社會氣氛下，請不要搞教育界。政府如能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教育環境予教育從業員、老師、校長及學生，已經很足夠。過去20年，他們搞得太多了。

校本管理引入一個管理的思維，日漸加重老師的行政工作，講求成本效益的換算估量，結果卻忽略了學校人性及校園氣氛的照顧。第三，國民教育的風波到目前為止沒有平息過，國民教育的指引繼續引發爭議。

政府只是以鮮魚行學校作為例子，這間學校經歷了教育局4項大政策改動。現在連這一所最聽命於政府的建制學校也面臨"殺校"。當然可笑，這必然是制度製造出來的惡果。問題並非出於該學校的教師或學生，而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朝令夕改，往往透過政治思維指導教育，這必然是死局。所以，我懇請各位高抬貴手，放過教育界。

代理主席，其實香港當下的教育問題，關乎香港整體願景與希望。現時教育工作者最心痛的一點是，很多有質素、有條件的學生，因為大環境而離開香港；大學如是、中學如是，小學亦如是。

無奈的是，他現在卻被坊間批評為"高智能廢物"、"知識型敗類"。代理主席，他的IQ超過160，並曾接受良好教育，曾服務社會福利界和政府，過去亦曾在扶貧委員會工作多年。

鄭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停止發言。議員辯論時難免言詞尖銳，但若以"敗類"來形容官員或議員，我認為實非議會中應使用的言詞。

回想他們小時候，我跟大多數家長一樣，都認為讀書成績差便沒有前途。我有這種心態其實很正常，因為當時社會普遍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大家都認定讀書是唯一上進的途徑，所以我決意做一個"虎爸"，狂谷兒子讀書，結果造成很大壓力。我兩個兒子其實都在傳統學校讀書，最初他們的成績一般，放學後便去補習，但他們補習回家後，我會再為他們補習。結果，他們讀得很辛苦，大家都沒有休息時間，經常補習到十一二時，真的補到流鼻血。經過一段很痛苦的歲月之後，他們的成績依然未如理想，而大家都辛苦不堪，結果一個去了外國後竟然喜歡讀書，覺得學校好到不得了，要他回香港也不願意，喜歡留在美國讀書，最終考上理想的大學。另一個入讀私立學校，結果很開心，因為學校頭兩年竟然不用考試，只要求他多看些書。

另一方面，我們經常說的學習壓力，除了是考試造成之外，往往亦由家長和社會造成。我自己的經歷反映，我們自己製造學習壓力，實在很無謂。所以，我十分認同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今天的議案，我們要紓緩考試壓力，同時又要提倡多元教育。父母的責任是觀察和發掘子女的天分和興趣，然後加以培養。

今時今日，我們這一輩很多人應該都有能力自我照顧，而即使子女出人頭地，也未必會照顧父母。

最重要的是你做的工作是否成功，是否站在行業的尖端，若在尖端當然可以賺更多錢，即使不在尖端，生活亦不成問題。

例如，有小孩看到親人病了，所以立志做醫生。

其實，我今天不想說太多，我希望父母明白，讀書好不是唯一成功的途徑，所以子女成績不好，沒有問題，最重要是發掘興趣，多些陪伴他們。

如果大家今天收到這個信息，我的發言便很有意義。

首先，我希望局長今天用心聆聽議員同事的意見。事實上，我相信大家都對你有所期望，覺得你一定會做得比吳克儉好，於是更加希望你聆聽我們現時在議會所提出的關注事項。現時，學校、家長和學生等都面對很大的壓力。這一代學生真的很苦。書讀不好，是否便失去了追求夢想的入場券呢？

我相信局長有留意，有組織曾進行調查，發現有51.5%的受訪學生呈現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號，讓我們了解如何能夠達到今天議案所說的"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

今天我想特別談論數項我近期關注的事情。

這些在外國的犯罪報告都有闡述。

善良他們本身已有，但可否透過課本以外感受更多呢？我當然寄望學校可以將動物正式納入課程內，教導學生生命寶貴，不要虐打、不要虐待，以及要照顧動物感受。

我相信局長都略有所聞。

現在業界有聲音表示，很擔心"一刀切"，以後由學校直接聘用言語治療師及使用其服務，這樣對於生存環境比較良好的言語治療師業界而言，他們可能會萎縮。我希望局長考慮一下，令選擇權在學校，讓他們有所選擇。

香港有5個校區學生人數不足，導致有校長很擔憂，尤其是教育局今年可能有機會推行"復位"政策。在"復位"前，或者在這事的推動過程中，當局可否特別留意一下？其實未必全港18區都有這麼多學生。以往面對出生率低的時候，學校要求減少學生，以達致更高的教育質素，老師既不會壓力這麼大，學生亦能得到更好的照顧。未來這5區面對收生不足的問題，校長們都希望局方能夠推動"以區本"的政策。

記得數個月前，有一齣電影名為"大師兄"。

說到底，這一代的學生太苦，這一代的家長也太苦。在這情況下，我們的政府可否貼心一點，制訂人性化的政策？

我們今天使用的電話與50年前的電話比較，差別很大。大家可以看到科技的進步及社會的變化。

我們要因應不同情況及不同年齡的學生作出決定，不能一概而論。現時香港教育被公認為填鴨式教育，是一種傳統學制。

現時很多學生將要升讀大學的時候，仍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因而產生不確定感和感到悲哀，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做甚麼是很悽慘的。

代理主席，今天討論教育的問題，範圍當然十分廣闊，我想聚焦談談家長教育。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兒童教育方面，學校和教師固然重要，但家長的態度也起着關鍵作用。我留意到陳健波議員剛才提及，他最初以"虎爸"的模式來培育兩位公子，兩位公子補習後回家，他會再為他們補習，但最後兩位公子的成績反而一般。後來陳議員改變了兩位公子的學習模式，甚至送他們到外國讀書後，情況便截然不同了。由此可見，除了制度問題外，家長的心態和行事亦是關鍵所在。究竟香港在家長教育方面做得好不好？我隨意在互聯網上翻查一些關於香港家長教育的資訊或活動，其實可以看到，香港的家長教育主要以講座、講座及講座為基礎，全部都是說教式。我不說是單向教授，但以講座的形式來溝通，非常沉悶，亦難以引起互動或共鳴。

代理主席，上星期天，我一家四口幸運地獲邀觀賞一齣如何愛惜子女的合家歡音樂劇。這齣音樂劇是由資深話劇總監楊英偉先生和他的妻子製作，在我們地區的文娛中心舉辦，我首次觀看。這齣音樂劇的劇目十分有趣，以小孩最喜歡的小飛俠作為主線，當然演員在舞台上的表現也十分出色，生動有趣，現場不論是家長和孩子都笑聲不斷，我的兩名女兒看完後回家告訴我，很希望下次能夠看到音樂劇的續集。這些節目其實是很好的親子活動，亦給我們的孩子休息的機會。代理主席，這齣音樂劇除了精彩之外，意義也深遠，有很多值得我們家長學習和反思的地方。

劇中的一對父女是事業成功的富爸爸和他患有讀寫障礙的女兒。富爸爸從來不肯承認女兒有任何問題，當女兒無法認字時，富爸爸便會立即怪責女兒懶惰、不專心、沒有用心記住。有一位愛心家長看不過眼，教訓這名富爸爸，他將一包包裝上印有韓文的辛辣麵拋到富爸爸手中，要求他立即讀出包裝上的韓文，富爸爸不懂韓文，當然未能讀出，愛心家長隨即指責富爸爸懶惰、不專心、沒有用心記住，其實這故事想說甚麼？很多時候，我們不懂得一些事，特別是小孩不懂得一些事，未必因為小孩懶惰、不專心、沒有用心記住，其實他可能另有問題，但我們作為家長，很多時候很容易用了我剛才所說的評語來批評小孩，而沒有正視小孩面對的問題。父母對子女的愛不應該與子女是否優秀掛鈎。我剛才說的富爸爸一直堅持女兒沒有問題，他迴避女兒患有讀寫障礙的問題，直至故事中女兒在數學比賽裏顯示她在數學方面的天賦，得到很多人讚賞時，富爸爸感到開心和欣喜，才對大家說：雖然我的女兒患有讀寫障礙，但她在數學方面很強。這時，他的女兒哭着拋下一句："是否我強，爸爸你才承認我有讀寫問題？我不強，你便不承認我的問題？"這是我們身為家長的很多時候不自覺犯下的基本錯誤，但透過這齣音樂劇，正正引起家長的共鳴，令我們明白家長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我想在此說句公道話，因為我看到葉建源議員昨天狠批教育局局長有別於去年的做法，拒絕或不願意透露申請全級評估的學校數目。雖然我留意到局長清楚解釋，其實去年2018年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改革後，是不記名、不記校、不收報告，以抽樣參加的方式進行，學校直接聯絡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過程根本不涉及教育局，所以教育局局長不會有這方面的數字。葉議員狠批局長不提供有關數字，甚至說局長違反《基本法》，沒有向立法會負責。我認為這評論有欠公允，我記得以前大家經常說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問題是教育局經常索取數字，向學校施壓，但昨天議員卻批評局長不索取數字是不正確的。

局長，我可以說，"公"是葉議員贏，"字"便是局長輸。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教育本來並非我的專項，但我其中一位政治啟蒙老師說過，教育是最容易、也是最難討論的議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歷，只要說出自己的經歷便可。或者不像我這樣不孝而有子女的人，只要回顧自己子女的成長經驗，便已經是很好的教育題材。同時，教育也是最難討論的，因為教育牽涉到很多鮮為人知，連一般家長、教師，甚至議員本身也不知道的專業技術或技能。

如果真的要推行，便應該考慮自費的可行性，甚至可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指控。

我首先多謝你動議這項議案，因為這涉及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

社會實在存有過多指引及指標。

特別是我們留意到，現時多間國際學校在香港舉辦課程，銜接其自身國家的一些課程，例如加拿大、澳洲、美國、英國、法國及日本都有在港開設學校，方便國民將來回國時，可銜接當地更高等的教育。但是，基於各種政治原因，香港暫時未有一間國際學校銜接中國國內的課程。我們是否也需要考慮這一點？撇開政治話題，以公道和提供更多選擇起見，本港將來是否應該設有學校，提供予國內來港工作員工的子女就讀？他們在香港就讀中小學課程，是否可銜接將來回國內接受高等教育？

第二，我也想分享一下自身體驗。撇開我剛才所說的班門弄斧，我認為自己屬僥幸的一群。

對我而言，中學更加重要。大家都可能聽過所謂"華仁精神"。

很多神父把我們當作好朋友，在我們未成年時，已讓我們分享教堂內的酒；當然我們只是淺嘗一下味道。他們又讓我們乘坐電單車，感受一下開電單車的滋味。

這些啟蒙和栽培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性，都是適可而止的經驗。

在教育方面，當地非常鼓勵學生自發性地選擇。

相反，在更多香港家庭成長的學生，可能沒有這種幸福。

十年後，很多國家的學生、國民也可能會被問到能否說廣東話、普通話等中國語言。英語固然重要，正如在數學、音樂方面，目前仍然以英語作為國際語言。但在不久將來，中文都可能會是國際語言的一部分。

代理主席，聽完謝偉俊議員分享他的求學生活，我心裏有一點羨慕，因為當他有機會由神父帶領結識異性時，我記得我"那年十八，母校舞會，站着如嘍囉"。每個人生活環境都不同，面對不同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注意會否出現教育產業化的問題。

我們發現多年來的教育改革出現了一個問題。

當學生要付出代價時，就會出現一個教育理念上的問題，無法達致社會再分配、加強社會流動。

優秀的學校逐步變為直資，我甚至懷疑我們的學校不止3個級別，還有另一個級別是國際學校。

我們在檢討不同的可能性時，需要注意處理擇優的問題，以揀選學生到不同的地方繼續學習。

對於這個地方的整體而言，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將會大大稀釋，絕非好事。

首先，感謝李慧琼議員動議今天這項議案。原議案促請政府落實多元教育的方針，以啟發學生創意，培養他們多元志趣和技能，並消除應試文化等，值得支持。談及教育，每個人都感受良多，因為人人都曾經接受教育，又或有教育子女的經驗。

於是，我在大學選修了多個數學科目。

報告第四章題為"展望未來"，當中有清晰結論，認為必須改變香港偏重"考試主導"的文化。報告亦提到，大學收生主要考慮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的現行做法應該改變。這一點正好呼應李慧琼議員在辯論開始時建議引入不同國際課程的意見。我認為現在做家長頗為無奈。

主席，"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的辯題，其實在這個議會已經多次重複討論。在每次的討論中，大家都向教育局提出很多意見，但我們似乎依然看見考試主導的現象。我昨天出席了一項活動，聽到5區學校的校長指出基本問題。

不過，每間學校和每個校區的實際狀況顯然並不相同，但我們的特區政府卻追求一致，要求每區的學校以相同標準增加學額。

剛才很多同事也提到自己身為"虎媽"或"虎爸"的經驗，但追本尋源，為何會出現"虎媽"、"虎爸"？如何能夠解開他們帶給教育制度的壓力，以正本清源的方式處理？

"虎媽"及"虎爸"追求子女成績出類拔萃，結果將子女的大部分時間投放在學習之上。

以我之見，方法是順應兒童的成長過程，根據每個階段適合他們的成長內容，為他們提供配套，這才是務實的做法。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只以成績作為是否好學生的單一標準，這其實很有問題。就連林鄭月娥也說要擺脫精英主義，要避免以她那種傲慢的態度處理問題。

主席，首先多謝8位議員就我今天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大部分修正案的內容，正如我開場發言所說，是豐富了原議案的內容。原議案的精神是希望集思廣益，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的壓力。其中修正案的內容，特別是改善幼稚園教育，增加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學額，包括家課政策、家課壓力的問題，以及非華語教育，甚至融合教育等，這些內容都是原議案所沒有，因此我非常多謝各位議員把它們都加入了。

至於他加入的其他內容我是認同及認為應該落實的，但由於葉議員刪去了我提出"推動更多津貼學校引入適量國際課程，以增加家長和學生的選擇；"這個核心概念，所以我不會支持他的修正案。其實大家都知道，而我在開場發言時亦提到，我今次提出這項議案的課題是落實多元教育，其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要打破在香港資助體系中津貼學校基本上沒有選擇這個現實，為甚麼所有津貼學校或資助學校學生一定要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呢？這樣做對學生及家長均沒有好處，而且我們必須承認，更好的制度也不能適用於所有學生。事實上，不同的學生需要在較早階段有多元的選擇，所以如果葉議員不能認同我的核心理念，我亦不會支持他的修正案。對於落實這個核心理念，我很多謝張宇人議員及區諾軒議員剛才提出，而我亦承認過程中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

然而，總體而言，我很希望今天能打破津貼學校學生只可報考DSE這個"緊箍咒"，因為我認為這對學生毫無益處。

我當然不願看到學生壓力大、家長壓力大、老師壓力大，但追本索源，透過教育局的工作，現時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已經改善，而即使取消了現時的TSA，我亦看不見學生及家長會突然覺得沒有壓力，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今天這個議題的核心。因此，對於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因其中關於TSA的論述，我會棄權。對於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她修改了我的第一項，而這點是我原議案的核心概念。她的修正案刪去了"推動更多"並加入"審慎研究讓"的字眼。我原本認為"審慎研究"是合適的，不過支持這項修正案便會讓人覺得我自己的想法退後了一步，所以只有棄權。至於其他修正案，我會支持。我亦再次多謝大家提出這些修正案，讓我們的議案辯論內容更豐富。我希望局長能有積極的回應。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

我命令若稍後就"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毛孟靜議員修正的李慧琼議員議案。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許智峯議員，由於毛孟靜議員、莫乃光議員及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毛孟靜議員、莫乃光議員及何啟明議員修正的李慧琼議員議案。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毛孟靜議員、莫乃光議員、何啟明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李慧琼議員議案。

李慧琼議員，你還有1分13秒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首先，我非常感謝今天接近30位議員就我提出的"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議案發言，當中有很多議員分享了作為家長......

正如謝偉俊議員所說，其實教育議題是一項很難的議題，也是一項很容易的議題。雖然大家都有不同意見，而這些意見可能都是互相矛盾的，但總體來說，我認為議員都希望一起努力"落實多元教育紓緩學生及家長壓力"。局長的回答可能令很多家長失望，因為他沒有回應我剛才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即會否考慮在資助體系中引入海外課程或國際課程，讓不同階層的家長有多些選擇。可能局長今天未必立即能夠答應我，我希望他聽完辯論後再研究，讓本會今天能夠通過議案，以透過政策讓家長有多些選擇，特別是基層家長。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今天的議案。

贊成的請舉手。

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律政司根據《立法會條例》第7條及《議事規則》第90條，向立法會請求給予特別許可，以在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及尹兆堅一案的刑事法律程序中，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有關請求已印載於會議議程內。根據《議事規則》第902條，這項請求經列入會議議程，除非本會藉任何議員在今次會議動議無經預告的議案，決定拒絕給予許可，否則本會須當作已命令給予許可。是否有議員想動議議案？
主席，規程問題，《議事規則》第412條規定："議員不得以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可能對案件有妨害的方式，提述尚待法庭判決的案件。"由於我和尹兆堅議員都是案件的被告人，我們認為我們的任何發言都難免對案件有提述，主席亦很可能會因而裁決我們違反上述規定。所以，我們選擇避席，以及不會參與投票。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902條，動議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主席，我今天提出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主要是維護立法會的尊嚴，維護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上的表達自由，以及我是原則上反對行政當局在這宗案件，通過司法程序介入立法會的工作。主席，我當然明白，在提出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的原因時，我不能夠談及整宗個案的案情或仔細的情況，不過，我亦難免要描述一下案情，當中有很多已是公開的事實，我亦不會就案情的優劣或有關法律的角度作出任何討論。這宗案件涉及我們兩位同事，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他們因為去年6月13日在立法會會議上的一些行為而被控，當中涉及《立法會條例》第19b條，涉嫌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另外，尹兆堅議員亦都被加控一項普通襲擊罪。主席，為何我們今天會在這裏討論議員在議會上是否准許一些人就一項司法程序作證或提供證據？

這其實與立法會的權力有關。

立法會有制衡行政機關權力的職能，在一般先進社會的民主制度下實行三權分立，每一個權力本身都有一定的主權。所以，在立法會會議廳內或當議員行使職權時，其實他們會受到特別的保障，令議員可以有能力制衡其他權力，這點在《基本法》已清楚訂明。行政當局要向立法會負責，就是這種制衡的關係。如果沒有特權，立法會便無法制衡另一個權力。這個權力究竟是指甚麼？

這些特權是白紙黑字寫明的，全部都是基於當時的立法精神。在回歸後，《立法局條例》也自動失效。

他們不會因在立法會或其他屬下委員會席前發表的言論或所提交的報告書而遭受提出任何民事或刑事的法律訴訟，同時免遭逮捕。

很清楚，立法原意就是要令立法會議員在會議廳內有自由、不受威脅、不受刑責的限制下暢所欲言，表達他們的政見，表達他們代表市民想在這個議會提出的意見。裁判官說這條文的適用範圍其實是指其他人，而議員的言行應受特權的保護。如果我們的言行受到干預，便是不適當地限制議員在這個議事廳的表達自由。因此，很清楚，主席，今天正正就是發生了相同的事情。《條例》本來就是用以保障議員的表達自由不受刑責的限制，今天竟然用作控告我們，又說我們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執行公職。

我們通過選舉出任議員，受到公眾的認許，經過公開、透明的程序加入立法會。我們整個社會的規矩就是在這個地方，我們必須在不受刑責的限制下，有充分的表達自由。我們當然有《議事規則》，《議事規則》亦說明當議員行為不檢時，主席有權請該位議員離開，驅逐他離場，沒有問題。不過，當該位議員不願意離開，他以和平方式抵抗時，是否等於我們的保安人員可以用武力方式處理和平的抗議？當武力由他方開始，然後議員在議事廳內因為這些表達而受到刑責，這基本上已經違反《條例》，怎麼可能是這樣？這是我當時在場看到的情況，無人主動作出暴力的行為，但這宗案件將會是第一宗在完全不涉及暴力行為的情況下，議員因為在議事廳議事時發生的事情而受到拘控。這件事情已抵觸我的底線。為了維護立法會的尊嚴，為了維護立法會議員自由表達的權力，我必須在此提出拒絕給予這項許可，不能讓行政當局以司法方式介入我們立法的程序，更不應在此作出任何政治檢控。我在此亦對主席閣下表示遺憾。

律政司申請立法會特別許可，讓6位立法會保安人員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及尹兆堅一案上庭作供。律政司向立法會提出的這項申請，原本只是形式上的手續而已，以前不是未發生過。因此，今次民主派要否決律政司這項特別的許可申請，會讓人覺得有點奇怪。

有人會說，主因是立法會內有人不容許保安人員到法庭做證人，對嗎？這是人之常理，好像有爭議之處，也的確有爭議之處。他們一定會指責我們護短，是否不想真相大白？我是新聞行業出身，最在意真相兩個字，我們不知道在法庭面前真相是甚麼，但人人皆應有權到法庭作證。現在你們不容許他上庭，是否妨礙司法公正呢？

但整件事，事實上亦是一場政治檢控，整件事是一場鬧劇，是由主席梁君彥議員一手做成。梁議員報警，將本應在立法會可以解決的事訴諸法庭，現在擺出一副頤指氣使的姿態，想怎樣就怎樣，隨時報警，將整個立法會變成一個馬戲團，當自己是班主。這是不能接受的。

我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同樣與政治檢控有關。

當時我們沒提出反對，這也是事實。我的遺憾是，當時游蕙禎尚未被"DQ"，而控告她的其中一個罪名竟然是在立法會內非法集會。但據我的理解，當時因為民主派未有共識，因此沒提出要求否決。我一直以為......控方當然不會傳召我做證人，上庭作證。但我當時在現場，全世界都看見，事發當時，我正正站在游蕙禎旁邊。我以為她作為當事人，會傳召我作證，而她卻沒有傳召我。她說不屑再為自己自辯，亦不想麻煩我，這是我個人很大的遺憾。回到現在眼前這個個案，民主派對此事雖有正反意見，但我亦呼籲我們民主派的同事就今次事件一致表態，支持張超雄議員的議案。

當然，我知道在這個議事堂內，我們受到一定的法例保障，令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可以為市民發聲。

如果在這個議事堂內，真的發生觸犯法例的事件，一樣需要處理，一樣需要警方介入。

這不是我們在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議事堂應該看到的事。我們的議事堂應該是說道理的，無論政府說的話是對或錯，大家都要講道理、給意見、透過表決來處理事件，而不應有這麼多肢體衝突，導致有人受傷，還說這是和平事件。這個真的不是我們熟悉的議事堂。

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想圍繞着法理和道理兩方面發言，讓公眾思考為何不應給予許可。為何當行政機關進入立法會搜證時，立法會有時候不應批出許可？我們應從《立法會條例》的精神來理解，《條例》的精神就是議會應有其地位和保障。

這便是《條例》的精神，亦是三權分立的原意，是很重要的原則。

究其原因，就是向議會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英聯邦國家的案例說明，這些保障對議會的議員及代議士的言論自由非常重要。

我認為在法理上我們應該按每宗個案的情況予以考慮，決定每次行政機關或法庭要在議會內取得證據時，是否應該給予許可。

這次行政機關取得這些證據的行為是否行政上的不當介入、會否干預或影響議會的運作？還是符合既有程序，亦是必須和合理的程序？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事。基於這個考慮的準則，我們便要看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及尹兆堅一案是否行政機關對立法會的不當干預。

我相信政府當局的政治目的，在市民眼中十分清楚和明顯。按我這種看法，再套用我剛才說三權分立、保障議會的原則，既然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壓，檢控本身已是不正確，是一種干預，我們還要給予許可嗎？當然不，因為政府正在介入議會的程序，希望影響議會日後的運作模式，便是不准議員提出抗議、叫喊口號，最好乖乖做順民，與保皇黨和建制派一樣坐在議事堂內，政府說甚麼便按下"Yes"按鈕，想民主派變成這樣。

第二，便是說道理。

我當時也是其中一個被你這個不合理的濫權安排所限制，導致無法在高鐵的二讀辯論中發言的議員。所以，把話說回到道理上去，在《法案委員會主席手冊》中提到，主席應公正無私地履行職責，並確保所有議員有充分機會商議，有同等的機會讓所有議員表達意見。

如果有議員站起來抗議立法會主席的濫權決定，用一些可能是政府當局很不認同的手法——無論是站起來或叫喊口號——本身有沒有道理？還是因為主席濫權在先，才會出現這個場面？就這件事本身而言，政治檢控應否出現？事情本來便是梁議員濫權在先，才會出現這些政治檢控，我希望公眾好好記住這一點。所以，我特別要說，梁議員濫權已不是第一天的事，"吹黑哨"，漠視任何規程......

濫權、徇私、限制議員發言，還使用過分武力對待議員，把政見不同的議員、提出反對和抗議你的議員，全部用武力驅逐出會議廳——這便是今時今日的立法會。今時今日的議會便是如此敗壞，禮崩樂壞，全部用武力解決問題。梁議員，作為主席，你是難辭其咎。我希望在法理上、道理上讓市內民理解為何有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的案件。所以，梁議員，無論在法理或道理上，我都同意這個許可是不應該批出的。

今次林卓廷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案件，源自梁君彥主席在審議"一地兩檢"時所出現的種種不公平裁決，立法會亦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罪來對付立法會議員，以圖阻止議員表達意見。

當然，梁君彥任主席以來，在會議廳上主持會議的方法，是一次又一次地立下了非常惡劣的先例，亦看到他"有權用到盡"。我相信眾多同事，特別是民主派的同事，對梁君彥作為主席感到非常不滿。我只會說，在未來的日子裏，梁主席的所作所為將會寫在歷史上，讓人們看到在短短數年間，他所帶領的立法會令到大家在議事堂根本不能議事論事。林卓廷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作為立法會議員，當時根本在履行議員的職務，而林議員只是抗議梁君彥主席的裁決，尹議員更只是提出規程問題，並想提出理據，指出主席裁決不公道之處。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沒有與保安衝突，亦沒有任何意圖令他們受傷。他們確確實實、清清楚楚地在執行職務，而多年來從立法局到立法會，這種做法一直都是行之已久的。然而，梁君彥主席的裁決粗暴及缺乏理據，為了完成"一地兩檢"的政治任務，無理地把持不同意見的議員趕離場。

如果這成為一個先例的話，只要梁君彥主席要求議員做任何事而議員不肯聽從的話，他就可以請保安人員迫使議員行事；議員若不聽從，就是阻止保安執行職務，會如林卓廷議員及尹兆堅議員般，面臨"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的檢控。

如果是這樣的話，梁君彥主席往後只要出動保安人員，無論指令是多麼瘋狂、不合理，議員若不接受，就會面臨刑事檢控。

這次檢控明顯就是政府政治打壓的行為。先前利用選舉主任"DQ"議員，今次則利用保安人員打壓議員，這種劣行必定會受到市民唾棄。縱使面對政治打壓，但由於此案件本身牽涉到民主黨成員、議員，為免出現利益衝突，我們決定對議案投棄權票。但是，由於此事對立法會影響非常深遠，民主黨一定會奮戰到底，不會屈服於梁君彥主席這種卑劣行為，亦一定會請歷史記着梁君彥你作為主席的無能、無耻的行為。

可能反對派議員沒有留意或選擇忘記。讓我與大家重溫我當天發言的一些重點，亦讓我回應剛才數位反對派議員提出的論點。

先讓大家回顧一下議會特權的由來。眾所周知，香港立法會參考英國國會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主席，以前出任議會議長是很危險的事，曾有議會議長代表議會與國王溝通後被國王處決。以前公眾也不能一字一句地記錄國會紀錄，因為記錄國會會議文字曾經是犯法的。所以，以前做議會工作可說是既危險又艱巨，甚至有生命危險。隨着議會發展，後期出現有關議會權力及特權的法例，香港亦有相關法例。大家耳熟能詳的是《立法會條例》，《條例》最重要的目的是甚麼？《條例》第3條關於言論自由和辯論自由，即我們在立法會享有言論和辯論自由，任何辯論都不會、亦不得在法院或立法會以外地方受到質疑。

《條例》第4條關於法律程序的豁免權。作為議員，我們不會因為在議會發表言論而被人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訴訟。我剛才提到的《條例》第3條及第4條，保護各位議員毫無顧忌地履行憲制責任。各位議員在議會就各種公共政策辯論時，也很需要受到保護，讓我們能夠暢所欲言，為香港出謀獻策。另一方面，香港人非常重視司法公義，大家經常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過去我提過一個例子，古代的包拯備受尊重，因為判案時，不論貧富、貴族、平民，都得到平等對待。現在，反對派經常提到的行政長官或議會同事，亦應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對待。

剛才我聽到不少反對派同事表示，不能讓立法會人員作證，因為我們在《條例》下享有的特權，即使有一宗官司需要相關證據，但因為我們有這種特權，所以不應讓立法會人員作證，或將立法會的任何紀錄或文件交給法庭作為證據。究竟議會特權與司法公義是否不能共存？香港人是否只能二擇其一？

所以，在現行法律制度下，在司法公義與法律特權之間提供了一條出路，就是過去一些案例衍生出來的法律原則及《條例》第7條。

《條例》第7條下的渠道是，就議會程序作證的大前提，是《條例》第3條及第4條訂明的議會特權不受侵犯，過去的案例亦清楚確定這個原則。

被律政司要求作證的6名立法會人員，其中4名目擊事件發生，一名負責操作閉路電視拍攝事件發生，以及另一名負責提供當日事件發生時的閉路電視片段。

如果立法會在這種情況下反對給予許可，社會人士會對立法會有何印象？立法會議員是否可以行使特權，以致無須就我們在議會的種種行為提供證據或目擊證人，令法庭無法作出公道的裁決？

如有這種情況，法庭不會容許這些證人或文件在法庭出現或使用。

就涉及林議員和尹議員的事件，兩位議員也曾對傳媒表示，他們相信法庭會還他們一個清白。其實，我們正是要提供中立的證人或證據，讓他們向法庭提供當日發生的事件的真相，讓法庭作出公正裁決，還事實一個真相，還當事人或受害人清白。主席，我今天絕不會支持由張超雄議員提出的，拒絕申請許可的議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世界各地先進文明國家如英國或北歐的議會，我完全看不到其保安人員跟任何國會議員有肢體接觸，當地的國會議員當然亦有抗議行為，亦有非常激烈的言論。

主席，我說你近來在處理很多事件上壓制言論自由，並非無中生有。很簡單，有3個步驟。

議員的發言是否離題，主席當然可以裁決，但議員亦可以認為他並無離題。議員有其發表言論的空間、自由及時間。

大家可以見到，有一些議會，尤其是在前蘇聯未解體前一些加盟共和國的議會，其保安人員只會袖手旁觀。議員之間有爭拗，他們不理會，不處理，尤其是在議事廳內，他們只會保護議事廳內的設施，對議員之間的爭執，他們只會袖手旁觀。我們也不需要為這些爭拗、衝突等事令立法會的保安人員難做。

第二，如果每每只因為我們多說了幾句，或偏離議題，被主席警告兩次後，便要被抬走，繼而說有人受傷，又要報警請警方處理，跟這公式行事十分容易，每次都是這樣，十分簡單，我都識做。這是否壓制我們的言論自由？一、二、三，做足這3部分，便可以令有關同事不是身陷囹圄，也官司纏身，煩惱很久，即與我剛才提到的故事，納粹黨可能找人縱火或找人頂罪等事件相類似。我們要想想，究竟這情況會否令立法會議員的言論受到很大限制？這是我想帶出的信息。我無意就現時的事件說太多，因為有關這事件的司法程序已展開，我希望法庭可以很獨立、很公正地處理在《立法會條例》下，立法會議員應受到甚麼保障，以及該條例所保障的對象是哪群人？其實該條例最主要保障的是我們這些立法會議員。所以，我希望代理主席聽完我的發言後，代我詢問主席，究竟他是否要禁制我們這麼多議員的發言權、辯論權？

郭家麒議員，你有否批評本會主席是"門口狗"？

我亦希望大家不要利用這個場合......
同屬一種動物，可能感受很深。

事實上，《基本法》清楚訂明，而大家也知道，"一國兩制"是香港僅有。香港與中國大陸最大的分別，在於香港在憲制上仍是三權獨立、三權分立，而《基本法》亦訂明，立法會可監察政府和監督行政單位。

她當時說到一點，這亦是我昨天發言時提及的，就是香港得以成功，讓全世界投資者願意來香港投資落戶、建立地區總部，是因為他們信納立法會會監督、平衡行政機關，確保香港實施與內地不同的制度。

然而，在立法會內，《條例》旨在確保議員在監督政府和社會不同事情上，享有一定的豁免權，令他們發言時無須害怕，畢竟議會上討論的事情也不是私人的事，而是公眾的事。

這項《條例草案》在社會引起重大爭議，大多數市民對條例的執行有很多疑問，所以議員希望在過程中盡力做好審議工作。可惜，當時的法案委員會用了極不公平的做法，就是限制委員發言和開會次數。當《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大家也知道政府已訂下死線，而這做法是要立法會"跪低"，因為甚少情況是會這樣做的。

我與立法會的保安人員也很相熟，很多時候也會一起聊天，我絕對諒解他們的困難，他們只是"打工"而已。

可是，這並不表示要走到這一步，動輒運用公訴力來處理，因為此例一開，即有很大的危險。

大家也知道事件的過程，不應只看當時的情景，因為這是源於一個不公義的制度、一個不公義的主席，對《議事規則》不公義的處理。

世界上有一種不見血的暴力，便是制度暴力。當一個人擁有所有的權力、財政、警察、起訴、立法會的行政權力，這個人便無往而不利的。

大家也知道，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指出，三分之一的香港人——其中有很多是青年人——也想離開香港，因為他們看到香港正在赤化，看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原應享有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一直流失。他們對前景失去信心，對制度沒有信心，所以他們打算離開。人才的離開、資金的離開，只是一個開始。

那些明白香港處境危急的人，知道要守着議會，這是唯一的防線，可以維護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說到暴力，我剛才聽到一些十分年青的議員提及那兩位議員如何使用暴力，我真的要談談往事。

如果跟共產黨談暴力，我們連"小學雞"也不如。王全璋、李旺陽、劉曉波等家破人亡的情況，大家如何看待呢？
你不應把暴力這個觀點無限伸延。

我們不希望香港變成人大的狀態。我認為今天我們正處於最重要的關頭，儘管有人不認為是這樣。

畢竟，一個人能對抗多少人呢？

代理主席，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根據《議事規則》第90條給予許可，容許6名立法會人員就尹兆堅議員及林卓廷議員的案件作證，並反對張超雄議員今天提出的"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根據立法會提供的文件，有關案件是控告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違反《立法會條例》第19b條，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此外，尹兆堅議員同時被控普通襲擊罪。大家也清楚知道，有關案件發生在去年2018年6月13日，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期間，有議員干擾會議的進行，並發生混亂情況，其間甚至傷及保安人員。由於提述的案件將由法院審理，我不想對案件造成任何妨礙，所以我不會深入討論兩位同事是次案件的案情。

大家可以看見，今次尹兆堅議員和林卓廷議員的案件，其實是關於立法會會議受到干擾，正如我剛才所說，事件中出現混亂情況，甚至傷及保安人員。而律政司提交的文件指出，今次申請要求6名立法會人員作證，其中4名人員目擊事件；1名人員操作閉路電視機，拍攝到事件的發生經過；另一位則負責提供當天發生的事件的閉路電視片段。

如果立法會今天反對給予許可，我恐怕社會將會認定立法會，特別是反對給予許可的議員，意圖阻止目擊證人日後在法院作證。這嚴重衝擊香港的法治，亦會破壞立法會的形象。我剛才特別提到《條例》賦予的特權關乎議員的行為或言論，就此，值得一提的是，關於議員在立法會享有的特權，如果我們回顧歷史，最早期是英國議會首先提出，議會議員享有特權是為了保障他們的言論不受任何威脅，讓議員可以無所畏懼地發表言論，亦不會因言入罪，這便是有關特權的由來。

很明顯，特權的由來完全是基於要保護議員在言論上不受任何威脅，可以毫無畏懼地發表言論，但不代表在言論上享有的特權可以延伸至在議會作出觸犯刑事罪行的非法行為，甚至衝擊、襲擊別人，傷及其他無辜人士，包括保安人員，而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裁。

如果真的延伸至此，我相信公眾會非常恐慌，因為我們看見，過去議會的確曾發生多宗襲擊事件，甚至包括搶奪別人的手機。

我相信社會自有判斷。至於有反對派議員指控這是行政機關或警方介入立法會事務，這更說不過去，因為今次案件由立法會秘書處報案，而秘書處只是執行行政管理委員會早前的決定，即若有立法會議員或同事在工作時受干擾或受傷，秘書處會報警處理。案件交由警方搜證調查，並由律政司作出檢控，整件事並非由行政機關主動提出，而是因為立法會內發生涉及傷害立法會人員的事故，需要向警方求助。我真的看不見有任何問題或理由，令議員反對批出讓立法會人員作證的許可。我今天又聽到有反對派同事說這案件是政治檢控，我真的希望說出這句話的同事要三思，因為這種言論明顯衝擊香港的司法制度，亦污衊了獨立審判案件的法院。我希望說這是政治檢控的同事真的要三思和小心，不要傷害香港的司法制度。

我覺得這樣等於把責任推卸至立法會保安人員身上，這點我絕對不能認同，因為這是顛倒是非黑白。

我們正正希望議會能有秩序地舉行會議，並不希望會議遭受各種形式的阻礙和妨害，而我們完全沒有任何辦法處理。如果我們漠視這些情況，我相信我們將不能繼續舉行會議，立法會的功能亦會受損。

不得不提的是，我今天感到最失望的是聽到郭家麒議員剛才對我們的同事使用嚴重侮辱的言詞。我聽到麥美娟議員剛才的發言，她說得很有道理，她駁斥了郭家麒議員的言論，我在此只想補充一句，對同事使用這些侮辱言詞，正正是語言暴力。

我在立法會工作已經超過15年，但立法會經常出現這些問題，要由法院處理及審理；立法會的同事、議員要出入法院，受到起訴，是最近數年的事。十多年前的立法會的議事氛圍是大家暢所欲言，十分斯文，據理力爭。

暴力圍攻主席、把桌子上的物件推落地上、擲物等，層出不窮，這些究竟是言論自由，還是暴力行為呢？有人經常說立法會議員本身受到《條例》保護，有發表言論和意見的自由。我想問言論自由和辯論究竟與動武和肢體碰撞究竟有否分別呢？

在這裏，有人藉今天的議案對主席進行人身攻擊，更引用希特勒、"看門狗"等字眼，盡污衊、侮辱之能事，我不明白，議員們擁有如此高學歷和知識水平，為何說話如此尖酸刻薄？有人經常說立法會的保安同事使用武力，但我想問他們懂得區分武力與維持秩序的分別嗎？

我希望反對派議員今天可以"幫理不幫親"，不應該支持他們。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就張超雄議員提出的議案，反對容許6名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就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的刑事案出庭作供，我發言反對有關議案。

首先，大家要弄清楚，這宗案件不涉及言論自由，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的控罪是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和普通襲擊。普通襲擊涉及肢體衝突，同時可能涉及暴力和武力，屬刑事罪行。如果根據張超雄議員的道理，以後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大樓內作出任何犯法行為，是否也受到他說的《條例》所保護？

代理主席，這種做法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張超雄議員引述前議員梁國雄搶高官文件案的判詞，說政府、警方和律政司不應引用相關法例檢控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

不許他們作供，是否想迫使律政司以證據不足為由放棄檢控，以致案件不用經法庭審理？

香港究竟是否奉行西方模式的三權分立，不同人有不同意見，我不想在此爭論。然而，我理解的三權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各司其職，互不干預。現在張超雄議員的議案正正就是干預行政機關的檢控決定，粗暴地干預司法機關，剝奪法庭審理案件的權利，甚至自行充當法官——他說無罪便無罪，他說不應控告便不應控告。反對派議員經常說香港法治已死，司法獨立蕩然無存，指控中央和特區政府干預司法。部分人甚至跑到外國，要求外國政府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如果張超雄議員的議案獲得通過，今天就是香港法治最黑暗的一天，代理主席。反對派議員很喜歡說政府開了甚麼壞先例，對往後的影響很深遠；我覺得今天這項議案就是極壞、最壞的先例，開了立法機關干預刑事案件審議的先例。

為了香港的法治、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堅決反對張超雄議員的議案。

我發言支持協助調查，反對由張超雄議員提出拒絕助查或拒絕讓立法會職員出庭作供的議案。事實上，討論至此，大家聽到反對派議員的發言基本上都是"失禮街坊"的，他們口出狂言，所說的事與事實不符且毫無關係。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協助調查只是想找出真相，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如果他們把這項議案視為等於判兩位同事有罪，我認為這是無私顯見私。另外，代理主席，反對派經常把言論自由搬出來作為"擋箭牌"，把言論自由用到cheap了，令言論自由簡直"賤過地底泥"。事實上，張超雄議員提及《立法會條例》，誠然，議員享有特權，無須為在議會內的發言承擔民事責任；此外，如果他觸犯刑事罪行，在執行職務期間不會被逮捕，但這不等於他觸犯刑事罪行亦不會被追究，請不要胡亂演繹。再者，代理主席，言論自由本身是適用於守規矩和講德行的人。因此，整套《議事規則》其實沒有偏頗，有些條文賦予主席權利，亦有些條文保障議員的基本權利。如果反對派議員只把當中保障議員的權利放至無限大，然後把主席主持議會的權力及維持議會秩序的責任都抹去，其實《議事規則》便等於沒有作用。

這一點我不再說下去，但的而且確，客觀事實是有人受傷，然後報案，由警方調查究竟發生甚麼事，大家都是想尋求真相，為何要阻止？

第一，他本身是教育工作者，由他違背倫常地提出這些不應該說的歪理，已經難為了他；另外，他亦是工黨的代表，作為工會代表，他竟然告訴大家，議員的言論自由至高無上，即使有前線同事受傷亦不要發聲，不准批評、不准調查，這個工會實在嚇壞人。代理主席，事實上，要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在於大家必須互相尊重、互相保障，千萬不要認為議員是至高無上。反對派近年經常把自己放至無限大，然後說被政治打壓。然而，代理主席，大家均留意到，最近有甚麼事件是他們經常說成被政治打壓呢？包括"搶手機"事件；"釘大腿"事件；宣誓被"DQ"亦說是被政治打壓；自行修改誓詞內容被"DQ"又說是政治打壓；對於"自決"、"港獨"的"DQ"又說是政治打壓，連取締"港獨黨"——即香港民族黨——都說是政治打壓，連政治打壓亦被濫用。代理主席，如果真的有種名為"金鐘罩"、可以刀槍不入的武功，我奉勸有意修練的人不要練功，只要加入反對派便可以一天練成。

事實上，大家均留意到，工會向來強調如果有工傷個案，僱主應該盡責任申報，但議會以往不會為員工申報，需要他自行申報。這樣做其實已經不對，幸好近年修改了做法，萬一有同事受傷，均由立法會作出申報。如果現在立法會為前線員工出頭，卻竟然因為議員反對而無法蒐集證據，以致無法進行調查，便會發出一個很惡劣的信息：各位同事，如果你受傷了，不要期望有人會幫助你，自己申報沒有用，立法會申報亦沒有用，反對派議員不會幫助你。究竟誰講法治，誰不講法治？事實上，反對派越來越離譜，根本沒有尊重議會。

事實上，大家都很想來到這裏，為民生多做工作，但為何反對派要繼續以"搶鏡頭"、"攪攪震"的方式，繼續為了做"大龍鳳"、爭取出鏡而傷害保安同事呢？代理主席，許智峯議員亦有加入討論，但坦白說，他的加入只會令這件事雪上加霜，因為"林鄭"在某次答問會上回應他一句："君子動口不動手"，已經將他"一擊倒地"。正所謂"其身不正，何以正人"，因此他不要加入討論，他絕對是負資產、在幫倒忙。

另一方面，其實在課堂上，我真的絕對尊重張超雄議員，但在政治上，如果他經常說出這些歪理，被政治蒙蔽他的眼睛，然後將前線員工說到一文不值，並將議員的權力放到無限大，我則不敢恭維。我希望其他同學和後輩都引以為誡，應該認真、上心及帶着合理的價值觀聽課，千萬不要吸收一些錯誤的思想。
代理主席，張超雄議員提出"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反對讓立法會秘書處和保安同事就一宗案件提供證據。

對於這些行為，我相信很多同事均不表認同。我與梁君彥主席相識多年，其處事作風向來低調嚴謹，以中立的立場作出每個決定，而對不守規則的人包括立法會的議員同事，他絕不姑息。如果因他處事不夠寬鬆和不滿他依規矩辦事而口出惡言，說盡涼薄的話，把他當成"沙包"或"出氣袋"，我認為真的很不公道。代理主席，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維持議會的秩序和規則。面對一些不守規矩和秩序、行徑橫蠻和阻撓會議進行的議員，保安人員只是執行主席的裁決。這些反對派議員卻百般阻撓，過往亦曾擲物和衝擊議事堂，難道可以容許這類行為在議會內發生嗎？他們經常提到外國文明議會的種種情況，但卻不反省自己在議會內作出的不文明行為，況且市民亦認為並不妥當。我們剛才聽到一些議員的發言，可謂"狗口長不出象牙"。他們聲稱要保護動物權益，卻以"狗"侮辱人，其心腸之惡毒確實令人髮指。他們經常說《立法會條例》旨在保護議員的發言，需要保障言論自由，但《條例》並非保障他們以言論自由的幌子侮辱他人。我們更感憤怒的是，有議員剛才說不知道立法會保安人員會否扮受傷，又說他們只是為了糊口，我認為對我們的保安人員是很大的侮辱。反對派議員經常說要尊重司法獨立，香港每名市民也有責任和公民義務出庭作出真確陳述。現在有自己人面對指控，他們便包庇自己人，這是否雙重標準？

最後，代理主席，我想說的是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監察政府，而非癱瘓施政。市民期望我們開會，而非製造混亂、任意推撞保安人員，甚至製造流會。如果大家可以多做實事，我相信已是議會之福，亦是市民之福。

他引用了英國的例子——我不會採用他的翻譯，他好像是說甚麼"威斯特拉"的，但據我理解應該是西敏寺——其實英國的議會傳統，是要保障議員享有言論自由的特權，他甚至舉例說以往曾經出現即使是記錄議會工作也有性命危險的情況。

在13名委員之中，只有4人是民主派的委員，他們還要得到建制派"恩准"加入，才能夠議事。因此，行管會本身已經存在極大政治不平衡，也是極其不公義的，它喜歡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便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它的主席名為梁君彥，他在選主席時，已經有人指他擁有英國國籍，他最後急急放棄，但我也不知道他現時其實是否英國人。

所以，香港工會聯合會的一些人說保安同事是僱員、要代同事出頭等，郭偉强議員等人還說反對派在"做Show"，以致被人趕走、為何不處理民生問題等。

還有一種說法是，我們這些民主派議員不讓人家有機會交由法院判決，例如謝偉銓議員說，這是法治最黑暗的一天云云，但我又認為，不作證是否便等於妨礙司法程序呢？如果真是這樣，便已經完全無須討論《立法會條例》第71條，因為在所有情況下也可以提出同一理由，說不讓人作證便是妨礙司法公正。第71條便是今天最核心的問題。讓我逐字唸出來，以免說錯："如未經立法會特別許可，任何議員或立法會人員，以及受僱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會議席上錄取會議紀要或保存證據紀錄的人，不得就上述會議紀要或證據紀錄的內容、或就提交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的文件內容、或就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所進行的會議程序或訊問......在其他地方作證。

我重申今次取證是不當地介入議會。在立法會發表言論應該受到保護，《條例》的精神是保護立法會議員能夠暢所欲言，亦可以表達意見，而不是像那天一開始般，在大家表達意見時，主席說要把議員趕離場，便立即做。很多案例反映在立法會發表的言論不應該隨意提交法院，被追究及質疑。議員是行使在議會內發言的權利。我又可以舉出另一宗案例。在2016年12月1日，律政司準備入稟取消梁國雄——他們喜歡稱他為"前"議員——的議員資格，立法會亦曾辯論有關議案。好了，現時梁國雄被他們趕離立法會了，但在最近數年可以看到，從取消議員資格、檢控梁國雄，以至很多情況看來，你不能說律政司的行為本身就等於法治。律政司本身就是政權利用法權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政治檢控的工具，亦透過不同方式介入立法會的運作。

我的觀點認為香港必須有三權分立。

梁議員在2018年5月14日曾經煞有介事地向大家作出預告，說如果有職員受傷，就會報案處理，亦提醒議員有機會引用第19b條控告議員。然後，主席在當天主持會議時，亦作出了很多極富爭議性的裁決，例如"劃線"、限時和裁決準則不一等。這些問題正是議員覺得主席的裁決不公道，繼而要走出來提出反對的原因。

他的權力慾達到極至，即使少數反對聲音也無法接納，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立法會，亦威脅議員進行議事工作的權利。

除了諮詢立法會秘書處及法律顧問外，亦須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我們不應如此簡單地說要把證供交給律政司司長。如要這樣做，議會應該考慮究竟是提供甚麼證據。很多東西也是公開的，立法會會議是直播的，不同電視台也有當天的相關片段，究竟律政司想要甚麼證據呢？

可是，請立法會議員想一想：是否有一些"太上皇"、在西環的"太上皇"不斷地干犯立法會的尊嚴呢？

代理主席，我緊接區諾軒議員發言，他和我去年曾代表立法會一同前往英國議會交流，體驗當地悠久歷史傳承下來的議會文化，獲益良多。

我認為香港亦非奉行三權分立，而是三權互相制衡，獨立運作。制衡的其中一種方式當然是以法律制衡，而非靠"誰大誰惡誰正確"，因為香港是文明社會。作為立法者，我們如何能捍衞自己或立法會整體的尊嚴呢？張超雄議員剛才已開宗明義表示要捍衞立法會的尊嚴，而我的發言亦正正要捍衞立法會的尊嚴。

究竟我們追求的是眾多議員也欣賞的英式紳士、君子的議會文化，還是要將立法會變為容納政治流氓、"做騷"、打打鬧鬧和無須說道理的地方？

為甚麼議員會有特權呢？

大家可以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一點很重要。但這種言論自由是否包括動手動腳呢？

說回今天的議案，其實源於就某些事件向立法會取證須請求立法會給予特別許可。今次律政司要就尹兆堅議員及林卓廷議員一案取證，主要須向立法會職員錄取口供等，故要取得立法會的許可。我們確實有權拒絕律政司取證，但退一萬步來說，如果沒有《條例》，我們便有如一間公司，而所有議員均是董事。

當然，立法會有其特權，但這種特權能否隨便使用，又能否服眾呢？我相信市民看得十分清楚。

作為好市民，我們也應協助警方進行刑事調查，是大家應有的基本責任。很多議員也說制度不合理，而梁君彥主席的裁決亦備受非議。無論如何，其實為何要有《議事規則》？

其實這些事要有一個過程，難道他們認為現時的議會制度未達其標準便可將其暴力衝擊等野蠻行為合理化、歪曲事實、顛三倒四嗎？這些是詭辯，旨在轉移視線。我有時也很佩服反對派的辯才，相當了不起。

這絕非市民之福。

如果我們這樣做，豈非十分不尊重司法制度？

主席，我留意到陸頌雄議員剛才指我似乎誤解了何謂"三權分立"，所以我想澄清我的意思。

在現階段，法院的判詞指出，相關罰則不包括——我強調是不包括——立法會議員。

也就是說，當一位主席——例如在今次所謂的案件中的主席——隨意驅逐一位議員，而這位議員不服命令......

第二，如果議員被主席任意驅逐，即使該位議員不服裁決，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多，極其量只能站在會議廳內說："主席，我不服，我認為你濫用權力。

當然，如果你說我們不應討論仍處於司法程序的案件，我完全同意；我既不打算也絕無意思討論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所牽涉的案情。

在此情況下，行政當局決定起訴兩位議員，是否恰當？鑒於相關案件已提交上訴庭，甚至可能提交至終審法院，我們是否應待法院作出判決，釐清當中的法律問題後，才處理議員所謂違反《議事規則》或不聽從主席的命令，又沒有離開議事廳的控罪呢？我希望同事可以想一想上述邏輯，兩宗案件的關係及當中的法律問題，才決定如何表決。

讓我總結，今時今日，不但反政府的街頭抗爭會招來政治檢控，民意代表在不公義的議會進行抗爭一樣難逃政治審判，這便是當下香港政治的本相。把抗爭者捲入司法訴訟，先不論勝負，過程已預期充滿艱難險阻，不但消耗金錢和時間，也消磨意志，是絕對嚴峻的挑戰和考驗。特區政府自成立以來，在立法會的會議席上——不論是每周會議的口頭質詢環節、行政長官答問會、各個事務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以至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公開聆訊——特首至司局級官員很多時均以官腔及空話來回應質詢及作證。《基本法》第六十四條形同虛設。

多謝主席提醒。剛才陸頌雄議員說，有父母反對小孩看關於立法會的新聞，以免他們被教壞。我必須指出，立法會的支持度長期偏低，並非因為反對派議員的抗爭，而是因為立法會的權力被閹割，不能反映民意，體現民權。陸議員又指不認同立法會議員享有不被控告的特權。其實有特權的不是立法會議員，而是一眾以票多欺負票少的保皇黨議員，他們和政府只是想進一步壓縮議會的議事空間。議會抗爭是對政治上不公義制度的公民抗命......
主席，多謝邵家臻議員。不過，當邵家臻議員讀稿時，有一個人會很傷心，就是毛孟靜議員，因為她經常批評其他議員讀稿，她覺得讀稿是無思想。

這項議案的起因很簡單，就是有幾位保安人員受到林卓廷議員和尹兆堅議員涉嫌襲擊而受傷......

主席，很多事情他們做是合法的，但我們做就是非法；他們做是關心，但我們做就是不安好心；他們做稱為行政監察，但我們做就是政治打壓；他們做是還原真相，但如果我們今天反對議案就是司法干預。其實，他們只是用"金鐘罩"來掩飾、用語言"偽術"來美化自己的罪行。剛才邵家臻議員最後提到，把抗爭者拉入司法訴訟是不公義的行為。但想深一層，甚麼是司法公義呢？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如果憑着"抗爭"二字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把社會秩序完全摧毀，甚至踐踏別人的權利，社會將會變成怎樣呢？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人竟然是工黨張超雄議員。

立法會作為僱主，是否可以因為"政治"二字便罔顧別人的權利呢？

即使准許幾位同事去作供，公義是否能夠真正得到彰顯呢？我不能猜想，因為始終要通過法院審判。如果法院的判決不合他們心意，他們又會跳出來說司法黑暗，政治打壓。邵家臻議員又會說這是把抗爭者拉入司法訴訟，消磨他們的意志，令他們無法監察政府。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建制派議員和香港市民要認真看清楚每件事的本質，千萬不能被政治蒙蔽雙眼。我希望我們現時做的工作，最終能得到市民的認同。剛才有一位議員提到言論自由，說尹兆堅議員和林卓廷議員只是在議會內發言，他們的行動應該得到保障。我今天遇到一位朋友，他的話很有道理：他們口中的言論自由可以導致物理傷害，是物理傷害，不是心靈傷害。如果言語具攻擊性，我是"玻璃心"受不了，就可以說是詞鋒銳利厲害；但他們的言論自由導致別人身體受傷害，還憑甚麼要保障他們呢？

但是，香港社會很奇怪，真是"誰大誰惡誰正確"。不過，這已是過去式，市民慢慢開始覺醒了，他們口中的"港豬"已經覺醒，發現原來自己以前才是"港豬"，信錯了他們。如果他們繼續堅持不問是非黑白，還會得到市民的認同嗎？他們只會越踩越深，被香港市民唾棄。我認為反對派的存在是有其價值的，但他們做得這麼差勁，我覺得已經失卻了原來的價值。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慢慢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要用口號式言詞美化某件事，未審先判。

我們希望香港能夠守護一直堅持的公道和核心價值，這個核心價值不能被他們利用作為政治工具。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為了保障立法會僱員的職業安全，以及為了他們在執行職務時能夠有所保障，因此報案，引發今次的審訊，要求幾位保安同事錄取口供。現在張超雄議員提出議案反對，拒絕讓這些保安員錄取口供，大家必須知道，錄取口供不等於馬上判該兩位議員入罪，只是要求他們說出所看到或經歷的事實，是證明事實，而不是爭拗法律觀點。然而，我先不說張超雄議員身為工黨成員，竟然沒有想過保障立法會僱員的職業安全，而今天我聽到反對派議員的所有爭辯其實離題萬丈，根本不是在說這件事。

現在我們希望保安員證明事實，不是證明《條例》是否適用於議員，這點應留待法官判決，不是由郭榮鏗議員判決，亦不是由反對派議員判決，而是由法官判決。

他們並非第一次，之前數次沒有報案，是因為立法會說不報案，由保安員自行報案，你叫他們怎樣報案？

既然已經報案，案件已經交由法院審理，當然要有證人和證據。張超雄議員今天動議這項議案，正正是想掩蓋證據，不准別人說，就是這麼簡單的事。他們說到天花龍鳳，提到數十個甚麼法理，完全不是那回事。提供證據是為了證明事實，保安員說的是事實，他們亦不懂法理，只是說出當日的親身經歷，將看到的事說出來，何必說到這麼複雜？這就是反對派議員一直以來慣用的混水摸魚手法。你說這件事，他卻和你說另一件事，把事情搞混，令人根本無法知道他們在說甚麼，令整個辯論議題不知道是在討論甚麼，因為他們無法就真正的議題提出理據，就是這麼簡單。

他們提到英國議會的議長不會把議員趕走，可是英國議會的議員較香港立法會議員紳士很多。我以往一直說，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是以前英國人留下的，是用來管君子、管紳士，而不是管"爛仔"。現時香港的立法會是"爛仔化"、"流氓化"，所以為何要修改《議事規則》，理由就是這麼簡單。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張超雄議員的議案，而我亦希望張超雄議員作為工黨的代表，應該反省一下他如何對待僱員。

主席，今天這項議案確實令我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在普通法的刑事訴訟程序中，讓法庭傳召證人，在法庭上通過訊問找出案情真相，然後作出判決，是法治中非常重要的"正當程序"。故此，妨礙證人作證會構成嚴重的刑事罪行。但是，今天這項議案企圖行使立法會特權，禁止一宗刑事案件的證人出庭作證，並且提出種種所謂政治理由，企圖凌駕正當的司法程序。但是，這些所謂理由、理據其實全部都站不住腳，就好像一張包着毒藥的花紙，只會令反對派這場赤裸裸的包庇護短鬧劇欲蓋彌彰。

主席，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從來不能用作包庇刑事行為或涉嫌刑事行為的工具。同樣令人震驚的是，支持本議案的同事平日經常把維護法治和程序公義掛在嘴邊，今天卻把證人作證這個應有程序棄如敝履。為甚麼讓涉案的6名立法會人員在一宗刑事法律程序中作證，要非禁不可？即使今次涉案的兩位人士是立法會議員，為何他們就不應與所有涉及刑事案件的市民一樣，讓控辯雙方各自傳召證人訊問，讓證人有機會在法庭上講出事實，讓控辯雙方辯論，各自陳情，進行公平審訊？為何要千方百計阻止這6位立法會人員在庭上作證？主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涉及一般市民的刑事案件中，如果有人有意妨礙或阻止他人出庭作證，已經構成刑事罪行，會被拘捕，現時反對派議員沒有合理原因隨意引用立法會特權，阻止6名立法會人員出庭作證，在公眾眼中，這不是濫用立法會特權又是甚麼呢？請各位支持這議案的同事注意，法治與程序公義不是對自己有利時便擁護，不利時便放在一旁、隨意凌駕。這項議案反映出，在支持議案的議員心目中，法治已蕩然無存。這些議員日後若再高呼捍衞法治、捍衞程序公義，心中可會有絲毫羞愧？主席，為了捍衞法治、維護公義，我支持本會按律政司的請求給予特別許可，讓6名立法會人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及尹兆堅一案的刑事法律程序中作證，反對張超雄議員這項議案。

主席，這本來是根本沒有預計或按照慣例無須辯論的事項，今天竟然有很多同事花了不少時間，動議議案並發言反對給予許可。我認為我有責任就事件的一兩點作出回應。首先，我剛才聽到身為大律師的郭榮鏗議員，以法律資格指出主席的說法不對，甚至要求主席撤回言論，我認為郭榮鏗議員在這方面有欠公道——最公道的說法是"有欠公道"，稍為不中聽的說法，則是他在"博懵"，"博"主席不及他熟悉這方面的知識。我們的確可以向法院提出任何案例——包括裁判法院的案例——作為參考，但我相信主席剛才的意思是，這是無約束力的案例，即是這個案例只有參考價值，任何法院均不會認為有需要跟進。莫說是上級法院，連裁判法院本身亦不受這個案例約束，就好像鄰居曾經這樣說過，我便了解一下，僅此而已，這就是此案例的價值。

因此，就這方面，如果郭榮鏗議員過分地以這個案例作為權威，恐怕他是不誠實的。主席，我想說的另一點是，郭榮鏗議員亦提到為何不能暫停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包括確立任何新的案例，因為梁國雄案已經準備上訴。

我希望在今次這個機會，歡迎大家就這項議題進行辯論，但事實上過去從來沒有這種先例，我亦不希望將來會有更多機會，迫使我們啟動這個程序，准許有關同事作供。其實這個情況是家家有求，剛才有同事表示，他們現時擔任主席的機會越來越少，沒有機會行使這項權力。事實上，我相信有關情況絕少發生在建制派同事身上，因為他們一般是奉公守法和講道理的。一般來說，不管他們多麼不滿意主席的裁決，亦會按照《議事規則》提出意見，或事後與主席閣下溝通，又或透過其他渠道傳遞信息，而不會選擇一些不文明的做法，進行肢體抗爭。抗爭令自己受傷固然不好，但對於在現場無法選擇應否協助執法的員工而言，更是完全不公道。坦白說，以往亦曾討論究竟應如何處理有關問題，據我理解，秘書處以往的做法只是詢問有關員工或受傷員工是否願意或是否要求跟進，甚至報案，但由於以往的程序只屬查詢性質，往往導致有些員工為避免麻煩、難以相處、被針對或網上欺凌，因而選擇不發聲、忍氣吞聲作罷。我不知道能否暢所欲言，但至少就個人而言，或在不違反行政會議保密要求的前提下，我想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可以參考交通意外的處理方法，如果只是牽涉車輛碰撞而無人受傷，雙方可以私下解決，自行協商誰對誰錯、由誰向保險公司申報，全部自行處理，不要阻礙交通。然而，一旦牽涉人命傷亡，發生任何嚴重意外則必須停車報案，由警方介入作適當和公道的調查，以了解是否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需要負上任何刑事責任，從而確保雙方在意外中的權益，亦確保其他無辜受害者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一定的保障，並且減低主觀性，無須由當事人、傷者或受傷的保安員決定是否需要報案。根據較清晰的準則，一旦有人受傷、需要入院接受治療，或只要有員工需要申報工傷個案，便須交由警方調查。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張超雄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902條提出的議案，以拒絕給予許可。

一如周浩鼎議員剛才提到，2016年12月1日就梁國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立法會也曾進行與今天類似的辯論，動議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

過去多宗案件也曾根據《議事規則》第90條，取得立法會的許可，讓有關人士出庭。在我任期內便有"梁游"的非法集結案、鄭松泰議員的侮辱國旗案。由於有些案件並沒有經過這個程序，有人便質疑這是雙重標準。為何"梁游"案、鄭松泰案沒有人根據第902條提出拒絕給予許可，但今次卻有人提出呢？我稍後會解釋這點。這一節我最想說的是，以鄭松泰議員侮辱國旗案為例，我記得當時有議員曾根據《議事規則》及《基本法》提出取消議員資格的議案，而我當時則根據第49B條，動議不得再採取任何行動的議案。不過，在根據《議事規則》第90條向立法會取得許可，讓證人出庭作供時，立法會議員並沒有引用第902條。這證明不會因為今次有議員提出引用第902條，以後就會變得無法無天，以致立法會議員干犯何罪也不應讓相關證人出庭作供。這點是我首先要聲明的。今次最大的分別在於甚麼？大家曾否看過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給予立法會的信件？信中指出的理由，才是我今次考慮是否支持張超雄議員的議案的最大關注點。當然，在討論、辯論應否支持張超雄議員的議案時，我們必須簡單回顧這件事的原委。這項有關特別許可申請及拒絕給予許可的議案的"因"，就是6月13日就《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二讀恢復辯論及三讀的經過，以及當中發生的風波。當天，主席作出了多項裁決，在我的立場，這些裁決當然是無理、不公、不合理，在辯論中，我會說這些是富爭議性的裁決。民主派議員當時是有抗爭的，其中尹兆堅議員、林卓廷議員也有參與抗爭，表示不服主席的裁決，堅持要繼續履行職務，所以才牽起接下來要保安人員驅逐他們的情況。立法會秘書處當晚向議員發出短訊，表示經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正、副主席同意——即梁君彥主席及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李慧琼議員，警方將於晚上會議結束後，就一名保安人員執行職責時受到干擾而受傷的案件，到會議廳蒐證。主席表示報案並非政治決定，他當時是這樣說的："我認為行管會只會看一件事，這不是政治性，而是我作為一名僱主，當有同事受傷時，我會如何處理。"今天，多位議員尤其是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認為他們最強大的一個論述，就是有同事受傷，所以要報案、檢控或出庭作證。

過去，在立法會發生的內部事情，如果主席或立法會可以自行處理，便會自行處理。

"換房"的好處是不會衍生更大的衝突。當然，這並非今天討論的焦點，我只是嘗試從正面的方向設想，看看未來如何減低這些衝突，減低職員受傷的機會。事實上，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多作討論。

尹議員另被控'普通襲擊'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予以懲處。控方指稱，2018年6月13日，立法會會議廳進行立法會會議，期間林議員和尹議員妨礙立法會人員王祥執行職責，即執行立法會主席的命令，林議員須離開會議廳。

該信還有兩句，這並非我加入的，我只是引述："尹議員亦在衝向主席台時撞到另一名立法會人員鄭永華的身體，襲擊了鄭先生。林議員和尹議員的審訊需要上述證人的證據，並可能涉及當時立法會會議期間會議廳發生的事件。"上述便是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向立法會提出的所有理由，便是這一段說話。

最大的分別是，今次律政司是根據《條例》作出檢控，而我們認為當局不應引用《條例》來控告議員。

當他上到法庭時，雙方可在法官面前對質，而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阻止這事。

在梁國雄案中，當局是根據《條例》第17c條控告梁國雄藐視罪。大家剛才也提及，他當時是搶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的文件。

過去的案件，即"梁游"案及鄭松泰案並沒有涉及《條例》，而今次律政司卻引用《條例》第19b條作出檢控，即："襲擊、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任何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

因此，我希望議員或建制派議員明白並清楚分辨兩者，不要將這些事混為一談。

正正由於今次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將兩個理由混為一談，對議員作出檢控，並向立法會申請許可讓有關職員出庭作證，所以我不贊同批准許可，我會支持張超雄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
我聆聽了保皇黨的發言很久，他們提出的原因不外乎兩個：第一，現在法庭要審理案件，故此要搜證，如果我們阻礙立法會職員提供證據或出庭作供，便有妨礙司法公正之嫌。司法機構是最獨立和公正的，事情發生了，有人受傷，為何不給予許可呢？這是其中一個方向。第二，基本上，把保安人員作為磨心。

當然，他的言論沒有法律後果，因為今天議員的言論在這個議事廳內是受到保障的——我也希望他的言論會繼續受到保障。不過作為議員，我們受到保障的同時，是要向香港市民交代的，議員的一言一行均受到監察，故此我們這裏是最透明的，我們的會議是公開的，我們說出來的道理，市民會用心聆聽，而且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提出議案的後果是妨礙司法公正，那你還當甚麼主席呢？

如果真是這樣，主席，你"老人家"也不會批准我提出議案，而法例亦不會這樣寫。為何議事堂會受到這麼多保障？

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已嘗試解釋。郭偉强議員也是我的學生，他提到其他同學要引以為鑒。

這項特權的來源是因為我們要有一項權力，足以制衡另一個非常龐大的權力，即行政權。

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亦即說，是主席你"老人家"主使這種行為。稍具常識的人也會知道，如果你在街上突然擄走一個人，便已構成普通襲擊罪。

我們在這個議事廳內，有這麼多法律保障，讓我們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況且那天我們在辯論"一地兩檢"事宜，我們在這裏抗爭，所持的是甚麼立場？我們指出該項法例違反《基本法》，我們正在維護《基本法》，那是極具爭議的議題。我們議員在這裏和平表達意見，然後主席一聲令下，保安人員便可以上前把人抬走；而抬走人時有人受傷，行政當局便透過司法制度，引用《條例》來控告我們。

如果有一名大學生在我面前撒野、吵鬧，破壞了我的課堂秩序，我可否請大學保安員把他抬走呢？

我在大學教書，我何時曾動過手？

如果議會無法維持這方向，明知司法遭濫用，明知行政當局濫權，想利用司法制度介入立法會程序，但我們卻不哼半句，便愧對香港市民，我亦自問不敢再自稱立法會議員。

這次事件最重要的一點是，事情發生在會議廳內，當時會議仍在進行中，在席議員只是和平表達意見，如果這樣也要負上刑責，如果我們容許行政當局通過司法程序打擊議員的表達自由，那麼立法會還剩下甚麼呢？我們是否只能變成機械人？

在議會內隨便剝奪一個議員的發言權，是否那麼輕易的呢？